去年全港鼠患參考指數為百分之四，較前年上升一個百分點，而深水埗區及旺角區的有關指數分別為百分之8.9及8.4，屬鼠患最嚴重的地區。儘管食物環境衞生署已於本年5月8日在全港各區展開為期兩個月的目標小區滅鼠行動，但最近仍有多名九龍西居民就區內鼠患向本人作出投訴。

主席，食物環境衞生署一向十分關心各區的鼠患情況，透過多管齊下的策略，包括清潔、滅鼠及執法3方面的行動，防治鼠患。食環署一直推行全方位的針對性防治鼠患措施，所採用的滅鼠方法和藥物均經過測試以確保有效才使用。現時食環署的防治鼠患方法是參照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及技術指引，採取環境改善、使用有毒鼠餌及捕鼠器等的綜合方法，並運用靈活的策略，因應個別地區的環境特性和老鼠的行為特質，決定適合採用的鼠餌和捕鼠器的種類。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防治鼠患方法亦相類似。就質詢的各部分，我答覆如下：一為深化各區的防治鼠患工作，食環署已在5月8日起展開為期兩個月的目標小區滅鼠行動。

食環署亦會檢討目標小區滅鼠行動的成效，包括小區內的鼠患受控情況、會否衍生其他問題及影響，居民意見及成本效益等，以決定是否進一步擴展至其他小區。二對於有意見指漁農自然護理署所捕捉的流浪貓大部分均遭人道毀滅，其實政府一向致力保障動物福利，對於健康而無人飼養或無人認領的流浪動物，漁護署如認為其性情溫馴，便會安排領養。至於患病、性情不適宜供人領養或未能安排領養的動物，漁護署的處理方式與許多其他地方普遍採用的做法，以至國際間認為必需及符合人道的流浪動物處理方式，是相若的。至於在公共街市飼養貓隻，從衞生及傳染病學的考慮上都有一定的風險。被放養的貓隻可以透過排泄物等傳播人畜共通病，例如內外寄生蟲及弓形蟲等。排泄物亦有機會污染環境而衍生食物安全的問題。再者，亦不能確保所有貓隻都能得到適當的照料，例如定期的防疫注射及杜蟲等，這更會衍生動物福利等問題。而且，在公眾街市飼養貓隻也會影響食環署現時的滅鼠策略：如果有貓隻存在，毒鼠藥和捕鼠陷阱必須從該地區移除，以免貓隻不小心吞食毒鼠藥或意外啟動捕鼠陷阱，這樣將影響食環署滅鼠策略的完整性。貓隻有捕鼠的能力，但貓隻的捕獵行為並不限於老鼠，其他細小哺乳類動物、鳥類、爬蟲類等，亦會是貓隻的捕獵對象。此外，貓隻的排泄物亦會引致環境衞生問題。至於在香港飼養貓隻，包括成立和培養社區貓隻協助滅鼠，是否能有效控制鼠患，在香港仍然有待論證。為此，我們會組織不同持份者探討其可行性，並會研究方法以期減少上述可能衍生的環境衞生問題。三要做好防治鼠患的工作，注重環境衞生及市民積極參與是關鍵。最重要是從基本着手，切記消除老鼠在食、住、行3方面的生存條件，即斷絕老鼠的食物來源食、清除老鼠的藏匿點住及堵塞老鼠來往的通道行。在宣傳教育方面，食環署除安排播放電視宣傳片和電台宣傳聲帶，以及在公共交通工具展示海報外，亦會聯同區議會及各區民政事務處舉辦宣傳防鼠及滅鼠的地區活動，以及派發宣傳單張，以廣泛傳遞消除鼠患的信息。該署亦會為私人樓宇的物業管理公司、食肆負責人、街市檔戶及商販等安排衞生講座，向他們提供防治鼠患的知識及技術指導。一直以來，地區環境衞生改善工作均由不同政府部門按各自的職權範圍負責。因應地區需要及區議會的建議，民政事務總署轄下18區民政處在有需要時亦會因應區內的環境衞生問題，協調其他相關專職部門採取行動，改善情況。為解決地區的"老、大、難"問題及掌握地區機遇，政府在2016-2017年度起，額外撥款6,300萬元以推展"地區主導行動計劃"。在充分諮詢區議會後，2016-2017年度推展的42個項目，當中有11個項目為加強地區清潔的行動。

主席，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提出，政府會組織不同持份者論證相關建議的可行性。

主席，我想請教高局長，他部門的"捉鼠敢死隊"——我之所以說"敢死隊"，是因為根據過往歷史，老鼠曾經傳播黑死病，具危險性——隊員是公務員，還是外判的非公務員僱員？捉鼠需要專業知識，不能像最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大埔墟剪樹，導致鷺鳥雛鳥墮地死亡。我們需要真正的專家，局長手下有沒有真正的專家？

我同意我們做任何工作，包括環境衞生工作，尤其是環境衞生中的防治蟲鼠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具備專業知識，所以食環署的防治蟲鼠組人員都是專家。

主席，如果說貓會捉老鼠，從常識的角度來說不會有人反對。

持份者究竟是指何人？

但是，我發現最近可能因為食環署要削減資源，亦因為外判制度的投標是價低者得，食環署轄下的外判商將晚上的清潔工裁減，只剩日間一更，導致晚上垃圾囤積，公共地方相當骯髒。蔣麗芸議員剛才展示的相片是事實，到了晚上老鼠便會"開派對"，待日間再清理垃圾已沒有用，已養了老鼠。

主席，食環署對於外判的清潔公司設有一套機制。首先，我們在招標過程中清楚說明其工作要求。

在本財政年度，我們亦增加資源給食環署，以便從事地區的環境衞生工作，或監察負責環境衞生的外判公司的工作表現。
我問局長會否規管外判承辦商，會否規定晚上必須有人手進行清潔工作。
主席，我們會按照食環署在招標時已訂明的對外判公司的工作要求，加以監管。
主席，蔣議員倡議流浪貓捉老鼠時，自己也忍不住笑。事實上，這是非常創新的意見，這創新意見可讓創新及科技局接受質詢，令高永文今天也有點滴汗。事實上，我想問社區滅鼠貓隻隊伍的薪酬如何？

這或許是更好的做法。
主席，我認為這問題似乎偏離了今天的主體質詢的主旨。

視乎每個地區鼠患的嚴重程度，以及地區涉及的管理部門或單位，食環署一定會協調相關單位做好工作。

往日深水埗、旺角區很關心鼠患問題，如今18區都很關心。由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進行沙田至中環線、觀塘線延線，以及全港各地區其他多項鐵路工程，導致老鼠空群而出，18區處處都有鼠患，連中產區也要自組滅鼠隊，這種情況是災難性的。所以，我希望高局長與防治蟲鼠組研究邀請內地專家來港，在每一區共同進行滅鼠工作。

不過，如果梁議員要就一個很特別的具體建議，要求我答覆會否考慮實施，今天我是回答不了的。

主席，現時，26個衞生服務專業的從業員合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衞生服務界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另一方面，在已納入法定註冊制度並受監管的專業中，當局只就其中5個根據《輔助醫療業條例》成立了管理委員會。有該5個專業的從業員指出，其管委會的成員全部由政府委任，而且現任主席均是醫生或牙醫而非業內從業員；該等安排造成缺乏專業自主的情況，亦未能有效推動其專業的發展。

主席，就醫療專業人員的規管而言，許多先進國家或地區同時採用法定和非法定的機制。香港特區政府與國際做法相似，也是採取以風險為本的方針，規管本港的醫療專業人員。現時本港無須進行法定註冊的醫療專業人員，大部分是透過以學會為本的自願註冊安排進行自我規管。在學會為本的註冊計劃下，相關醫療專業團體實行註冊制度，並公開其會員名單，讓公眾在尋求相關醫療服務時作為參考。該些專業團體一般會透過制訂專業守則及設立質素保證和紀律機制，維持會員的專業水平。就葉劉淑儀議員所提出的3個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2013年，申訴專員就政府當局如何監管無須進行法定註冊的醫療專業發表報告。總括而言，申訴專員認為，雖然並非所有醫療專業均必須進行法定註冊，但政府應與相關專業團體及學會加強聯繫，定期進行風險評估，以及為團體提供有關監管和服務水平的指引。政府認同以學會為本的自願註冊安排是重要而且有效的。政府決定推出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先導計劃，目的是在專業自主的原則下，加強目前相關專業以學會為本的註冊安排，確保醫療人員的專業水平，以及為市民提供更多資訊，協助他們作出決定。計劃以"一個專業、一個專業團體、一份名冊"的原則運作。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為計劃的獨立認證機構，訂定六大方面的認可標準，包括管治架構、運作成效、風險管理和質素改善、註冊標準、教育和培訓要求，以及名冊的管理。個別醫療專業團體必須達到由認證機構訂定的要求及準則，方能獲評定為"認可醫療專業團體"。認可團體在業內須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並具備有效的運作機制。認可團體須管理有關專業的名冊，並採取適當行動確保其會員符合專業水平。公眾可透過認可團體查閱其醫療專業人員名冊。認可團體會獲准使用認可標誌，標誌可用於其網頁及簽發予會員的註冊證明書，以便公眾識別。其會員亦可在名片上使用特定的名銜。如公眾投訴個別醫療專業人員，認可團體會按照其投訴處理及紀律處分機制採取行動，並向公眾公布紀律處分結果，讓公眾知悉。二醫療專業規管機構為規管醫療專業的法定機構，其組成須反映其使命，即保護市民健康及利益。此外，亦須考慮規管機構的職能、個別專業的情況，以及各持份者的意見。在考慮醫療專業規管機構的組成時，除了專業自主的考慮外，我們亦要考慮增加選舉委員是否能達到醫療專業規管機構的使命及平衡各界利益之舉。

《條例》第3條訂明，管理局的組成不多於18人，包括1名主席、1名副主席、不超過4名公職人員、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各1名合共3名人士、來自每個輔助醫療專業各1名合共5名人士，以及其他4名非公職人員。《條例》第5條規定政府不可從"從每個輔助醫療專業中各一名"委任管理委員會的主席。按現行的法例，5個管理委員會的主席一職可由有關專業人員或其他界別人員出任。管理委員會主席是以個人身份獲得委任，考慮的因素包括有關人選的能力、專長、經驗、誠信和對公眾服務的承擔。人選的專業背景可以是考慮因素之一，但委任的決定經考慮全面的因素後作出。現時，政府並無計劃修例硬性規定主席人選的專業背景。政府已就本港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進行策略檢討，旨在就如何應付預計的醫療人力需求，以及促進專業發展提出建議，以確保本港醫療系統得以持續發展。

就醫療專業的規管架構方面，策略檢討的範疇包括法定規管組織的組成，當中亦會檢視輔助醫療業管理局及其轄下的委員會的組成。我們即將公布策略檢討報告，並會在諮詢持份者包括管理局及委員會和業界後，落實策略檢討的建議。三在專業自主的原則下，現時相關管理局及委員會透過專業守則訂定各專業的實際醫療作業程序及轉介機制。根據現行相關的輔助醫療專業的專業守則或法例，除視光師外，各輔助醫療專業在一般情況下所檢查或治療的病人，只應是經由訂明人士例如醫生轉介，以確保在合法醫療診斷下有合理醫學轉介原因，否則可被視為違反既定的專業守則而導致有關管理局及委員會採取紀律行動。然而，每個專業的轉介機制具有不同程度的彈性，例如在緊急情況及某些情況下，物理治療師可能需要向非轉介的病人進行治療，惟在該等情況下，物理治療師必須確保所作的診斷或治療是絕對局限於物理治療從業員曾受訓練從事的工作。我們知悉個別專業已就轉介機制進行研究工作，例如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已成立工作小組，專責檢討現時轉介病人的規定。政府尊重各管理局及委員會維持專業水平的決定。如有需要，政府會提供適切的協助。
主席，高局長剛才說香港素來都是以學會為本進行註冊，我亦很高興聽到局長表示有意加強註冊制度，計劃以"一個專業、一個專業團體、一份名冊"的原則運作，並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為計劃的獨立認證機構。高局長是否知道，現時香港心理學會——一個歷史悠久的專業學會——設有臨床心理學組，它亦是政府認可且歷史悠久的專業團體。雖然現已設立有關的專業團體，但由於一些自資大學的畢業生被此學會認為不符合足夠專業資格，他們因而自行成立一個名為臨床心理學博士協會的學會。如果有關的畢業生在沒有得到足夠培訓，特別是臨床實習的情況下執業，處理心理健康的問題，便有可能危害公眾健康。為何政府不早些處理這個問題，而是單純依靠兩個學會自行商量和處理呢？
主席，按照我剛才提及的原則，據我所知，現時認證機構，即中文大學的有關學院，已向目標業界發出邀請，讓他們申請進行認證。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的認證原則，是希望每一個目標專業只認證一個專業組織。

我暫時不便評論在認證過程中所進行的討論，以及個別學會最終能否成功獲認證為認可團體。

他的補充質詢很直接地問，政府當局能否確保只會委任有相關專業背景的人擔任管理委員會主席，但現行法例並沒有這樣的規定。

現時，社會上有關專業自主與公眾利益的討論仍在進行，所以我相信當這方面的討論更趨成熟時，法例可能會更加清晰，而修例的條件亦會更好。然而，在現行的法例之下，我只可以告訴李議員，法例並沒有規定主席的背景為何。

局長是否覺得公共衞生應該凌駕交由業界討論十年八年的做法？

至於在兩個學會中，哪一個所訂的專業資歷才算適合，則應留待有關的專業架構獲得認證，然後交由當中具專業背景的會員釐定專業的執業準則。
主席，我贊成透過專業自主以加強對專業人士的監管，但觀乎現時的情況，卻仍有部分專業未受到監管。現時不受法定規管的專業的未來發展問題，由政府成立名為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轄下的其他醫療專業小組負責處理。

我們在較早時已透過委任顧問，即香港中文大學的相關學院，由它制訂一套自願認證的制度，然後委任該學院作為認證機構，並正在處理有關專業團體的認證申請。

主席，廉政公署上月拘捕一個土木工程拓展署承判商的21名職員，懷疑他們貪污並向土木工程拓展署呈交了虛假的混凝土壓力測試報告。有關承判商負責為港珠澳大橋的香港口岸及香港接線工程，以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工程進行混凝土和泥土密度測試。

就林卓廷議員的提問，經諮詢發展局及土木工程拓展署，我現綜合答覆如下：路政署在今年5月19日從土木工程拓展署得悉廉政公署的拘捕行動及有關混凝土磚樣本可能出問題後，於接着數天內從速為香港口岸、香港接線，以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3項工程進行了初步對結構的"目測檢查"；以及就包括橋身、橋墩、樓房、隧道等結構的約3,000個關鍵位置，進行非破壞性混凝土結構強度測試。

"打石屎槍"方面，截至昨天已為約2,049個位置進行檢測，測試結果顯示全部達到要求。餘下的"打石屎槍"測試，期望於6月底前完成。為了進一步確定結構安全，政府亦決定"取芯"以進行混凝土壓力測試，包括：一為已經進行"打石屎槍"而達到要求的結構進行抽樣"取芯"測試；二如果有"打石屎槍"結果出現未符合要求，會在該位置進行取芯測試；及三就地面及海面下結構，先利用現有按工程合約規定抽取的5%的樁柱取芯樣本進行測試，並按這些測試結果，再決定是否需要在其他結構進一步取芯作測試。所有測試會於今年10月底前完成。另外，土木工程拓展署根據廉署提供的資料，經檢視涉事的工務區域試驗所混凝土測試紀錄為數約17萬個樣本的原始數據，發現當中有210個石屎磚資料懷疑有問題，佔0.1%，隨後於5月28日至6月1日期間分批轉介該等石屎磚資料給路政署。路政署已完成檢視所有資料，其應對的工程部分分布見附件。截至昨天，當中80個位置已完成"打石屎槍"測試，全部結果達到要求。

土木工程拓展署當時考慮了整體情況，包括顧問公司所落實的改善措施，認為不需要採取其他規管行動；然而，鑒於事件可能涉及不當行為，該署隨後將事件轉交廉署作進一步調查。今年5月廉署通知土木工程拓展署在其調查中發現有其他涉嫌造假行為，土木工程拓展署即時實施了額外措施，包括委派額外政府人員監察外判試驗所、安排工程項目的混凝土測試輪流在不同試驗所進行、增加監察不同試驗所測試質量一致性的"並行試驗"次數，以及加強測試紀錄的常規查核等。土木工程拓展署亦正檢討混凝土磚的測試程序，在需要時再引入其他改善措施。此外，發展局於今年5月發出通函，要求各工務部門全面檢視並加強監督其委聘的建築及工程顧問公司的表現，尤其是在誠信管理及品質保證方面。工務部門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顧問所提供的服務，包括進行技術審核。同時，發展局現正進行新一輪的檢討，進一步優化對建築及工程顧問的管理。主席，政府一定會確保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結構充分測試，確認安全，才會開通使用。
主席，我想向發展局局長提問，因為土木工程拓展署是其轄下部門。土木工程拓展署在2016年7月已經知道時間造假的問題，但當時沒有懷疑有其他問題，例如有樣本被調包。既然時間可以造假，其他東西也可以造假，我想問發展局局長，他認為土木工程拓展署當時有否輕視問題？

土木工程拓展署在2016年年中就此事完成調查，為謹慎起見，當時向廉署作出舉報。事實上，廉署是執法部門，有相關法例賦予的權力，能夠對案件進行更全面而且深入的調查工作。相對而言，土木工程拓展署負責處理工務工程，並不具備執法權力來進行詳細而深入的調查。儘管如此，土木工程拓展署在廉署進行調查期間，提供全面技術支援，亦根據廉署提及涉嫌調包造假的最新資料，在短期內完成相關的調查和研究，並判斷出在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間涉嫌調包的測試結果。有關匯報的問題，在2016年年中，當土木工程拓展署發現有涉嫌更改時間的情況後，已經即時就顧問表現是否不合格作出評估。

主席，我沒有補充。

有兩個環節，一是說謊，另一是對結構的實質影響。

主席，在評核每間顧問公司的表現時，我們按照現有機制進行評估。如果他們的表現不合格的地方，我們會按照現有機制進行跟進。就此事而言，在2016年年中，我們看到測試仍然在進行，只是時間上有些改動。

視乎這個案的跟進情況，我們會在適當時候考慮，是否需要延長停標或採取進一步的規管行動。
主席，你有否聽到局長間接回應，小的謊話沒有問題，不用懲罰？
局長，你有否補充？
主席，我們會按照不滿意的表現予以處分。
主席，我想跟進一下，政府說他們很着緊安全情況，又說很着緊測試結果，最後一句是，"政府一定會確保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結構充分測試，確認安全，才會開通使用"。我說的不是開通使用而是開工，是否不用確保工人的安全？我想問局長，在未完成充分測試前，為何決定讓工人開工？現在還有很多位置未進行測試，還有混凝土可能被"調包"。當局只在80個位置進行測試，仍有超過一半未進行測試，特別是地面及海面的結構，例如樁柱。當局只在80個位置進行測試，仍有超過一半未進行測試，特別是地面及海面的結構，例如樁柱。我想問，當局怎樣擔保工人的安全？

所以，我們絕不會在取芯測試方面有任何怠慢，並會全速進行測試。第二，事實上，現時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或香港接線的結構工程，基本上已經完成，所以，我們繼續施工進行很多其他配套工作或裝置工程等，那些不是結構性工程。
主席，當局會否確保所有測試已經完成和安全才讓工人繼續開工。
主席，這項質詢涉及到對安全問題的風險評估，負責工程的同事每天都進行評估。到今天為止，即自從土木工程拓展署在5月19日知會路政署後，我們進行的所有測試，包括"打石屎槍"測試和近日進行的"取芯"測試，結果都顯示沒有問題，完全符合要求，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出現問題。

主席，發現問題的土木工程拓展署沒有向發展局局長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匯報問題的細節，令人覺得很奇怪。

主席，土木工程拓展署在2016年年中發現顧問公司在提供服務時涉嫌更改數據，他們在進行跟進工作後決定，這事可能涉及行為不當，所以向廉署舉報，邀請他們進行調查。當時，署長向發展局工務科同事作出口頭通知，讓他們知悉此事。

根據內部指引，政府人員應該直接或透過所屬部門，盡早向有關執法當局舉報犯罪或涉嫌犯罪行為。

主席，我也是在5月19日才知悉此事，所以我事前沒有向上司匯報。
主席，政府自2013年以來採取了多項措施，確保供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粉有安全而穩定的供應，包括自2013年3月起實施規定，每名16歲或以上人士每24小時計只可攜帶淨重不超過1.8公斤配方粉離境，以防止水貨活動把大量配方粉從香港供應鏈中帶走。

主席，一自《2013年進出口規例》於2013年3月1日實施至今，因違反《規例》而被檢控的個案數字在2013年、2014年、2015年及2016年分別為2,959宗、5,160宗、4,490宗及3,830宗。被定罪的個案數字在2013年、2014年、2015年及2016年則分別為2,947宗、5,114宗、4,445宗及3,802宗。

政府沒有涉及以"水貨"形式輸入或輸出本港的配方粉貨量數字。二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2014年、2015年及2016年，配方粉的進口貨量分別為5,600萬公斤、5,400萬公斤及5,900萬公斤，轉口貨量分別為900萬公斤、1,200萬公斤及1,700萬公斤，而留用進口貨量則分別為4,700萬公斤、4,200萬公斤及4,200萬公斤。三我們已設有恆常機制監察本地嬰幼兒配方粉的供求情況。由《規例》在2013年實施以來，我們委託了顧問公司就配方粉在零售層面的供應及價格情況進行調查。我們亦已成立配方粉供應鏈委員會，以持續檢視配方粉出口限制措施的運作及成效。調查的結果反映配方粉供應鏈的運作持續改善。然而，個別品牌的配方粉在個別地區仍有不同程度的短缺。我們會繼續進行上述調查，並會因應市場情況持續與業界及相關持份者檢視及優化配方粉供應鏈，以確保其有效運作。特區政府明白社會上不同持份者對《規例》的關注，總的來說，本港嬰幼兒配方粉的供應主要是滿足本地嬰幼兒的需要。《規例》的政策目標是保障本地嬰幼兒配方粉的供應穩定及充足。上述數字顯示，整體來說配方粉進口貨量及轉口貨量均有所增加，而留用進口貨量保持穩定，觸犯《規例》而被檢控及定罪的數字則持續下降，配方粉供應鏈的運作亦持續改善，可見配方粉貿易日趨暢順，《規例》某程度上在照顧本地嬰幼兒需求及保障商業貿易自由之間取得平衡，我們會持續留意配方粉供應鏈的運作，並檢視有關的措施成效。
主席，在局長的主體答覆中提到，"配方粉進口貨量及轉口貨量均有所增加，而留用進口貨量保持穩定"，另外亦提到"配方粉供應鏈的運作亦持續改善，可見配方粉貿易日趨暢順"。可是，業界所冀盼的，是何時撤銷"限奶令"，在主體答覆中卻未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我想問局長，在這方面當局有甚麼考慮？

正如我剛才表示，《規例》對配方粉出入口的限制及其他因素，在某程度上改善了香港配方粉供應鏈。

據觀察所得，在不同地方仍有個別配方粉品牌在不同情況下出現短缺。所以，關於何時修訂《規例》，我們暫時未能訂定一個時間表或有任何決定，但我們會持續就觀察所得及顧問公司提供對市面供應鏈的調查結果，檢視《規例》的執行成效和市場的持續需要。

所以，我相信議員所指的社會矛盾現象，並非純粹因實施《規例》而引起。至於現時配方粉的供應情況，正如黃定光議員剛才在主體質詢中引述，情況有所改善，但在某些地區仍有某些品牌的配方粉缺貨，如果議員要求詳細的資料，我稍後會補充。因應這個情況，直至今天為止，我們仍未有時間表或決定修訂《規例》。
主席，根據政府提供的數字，從2013年實施"限奶令"至2016年期間，因違反《規例》而被檢控的個案，每年均有四五千宗，未見大幅減少，而從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所列舉的配方粉進口貨量可見，一如黃定光議員所說，配方粉的需求量仍不斷上升。

正如我所說的，我深信無論是本屆政府或下屆政府，都會注視本港配方粉供應鏈的各種情況，同時亦會參考顧問公司定期進行的調查結果而進行檢討。

我們會繼續監察本港配方粉供應鏈的情況，有很多因素我們都要考慮。

至於議員重複問及的資料，例如哪個品牌的配方粉在何處缺貨、缺貨量多少等，待我稍後請顧問公司整理一些資料，再向大家提供。我重申，無論是本屆或下屆政府，均定會按照本港配方奶粉供應鏈的發展方向及市場調查結果，決定何時就《規例》的實施進行檢討，看看有否修訂的需要。

為甚麼"限奶令"只監管市民，卻沒有對供應商作出監管，甚至懲罰？

主席，對於梁議員提出的問題，其實我們在最初考慮實施《規例》時，曾作出討論。如果大家仍然記得，當時香港整體上配方粉的供應是充足的，本港的進口商、供應商亦多次向我們保證進口量足夠，甚至有進口商開倉讓媒體和市民參觀，以證明他們的存貨充足。主席，問題並不在於整體進口量能否滿足香港市民的需要，而在於香港的零售運作模式和供應鏈。

總進口量足夠不代表香港的父母能為嬰幼兒買到足夠的配方粉，而供應鏈在香港特殊的零售操作模式下，較難有完善的補貨機制，以杜絕斷貨情況。"限奶令"是針對這種情況而實施的。最後，我重申，我們會密切留意情況的發展和調查報告，若情況持續改善，我們一定會作出檢討。

至今，規劃署已按中央調配機制就183幅空置校舍用地進行檢討，並確定有關用地的長遠土地用途。規劃署考慮空置校舍用地的長遠用途時，會考慮一系列規劃因素，包括用地的規劃意向、附近的土地用途和環境等，亦會根據一貫程序諮詢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個別空置校舍用地是否適合作高密度發展須視乎面積大小、所在位置、與附近土地用途的兼容性、是否有足夠的交通和基建配套設施、發展或技術上的限制，以及地區的發展需要等。

從我手中這幅圖可見，東區有這兩間小學，其中一間從2007年起已空置，現時當局打算用作興建公屋。

結果是那些居住在新建成公屋的居民，將要"忍受"一間"低於標準校舍"的學校，而這間"低於標準校舍"的學校沒有任何出路。

倘若教育局在這183幅空置校舍用地中，找到適合地塊作相關用途，我相信局方會循中央調配機制申請把相關空置校舍用地重新作為其他用途。

在18幅建議作為住宅用途的空置校舍用地中，有10幅擬作為公營房屋用途，餘下8幅則擬用作私營房屋發展。至於發展後公私營房屋單位的數目，大約是94%比6%。在該10幅擬作為發展公營房屋的用地中，有4幅其實已在興建中，而在8幅作為發展私人房屋的用地中，亦有2幅已售出。興建公營房屋的工作主要由房委會進行，我們亦會與運輸及房屋局協調跟進工作。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有137幅建議作"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的空置校舍用地，之後又提到當中32幅已撥予相關政策局作相關發展。

另外，政府將在本月底舉行的發展事務委員會例會上，交代進一步取締工業大廈非法住屋的政策。

關於個別空置校舍用地的情況，我手邊沒有詳細資料，但我們已把每間空置校舍列入相關附表中。若議員有任何建議，我們可與相關政策局和部門作出跟進。

主席，正如我在主體答覆已提到，如果有任何使用空置校舍用地的建議，須先獲得相關政策局的支持。就着鄺議員提到的藝術團體，或其他創作、工作室等用途，我想亦應先向相關政策局提出建議，然後我們會檢視在該183間空置校舍中有否任何合適的選擇，再進行跟進工作。

政府法案：首讀。

但是，若該買家是以一份文書取得多於一個住宅物業，則有關交易將不再獲得豁免，而須按15%新住宅印花稅稅率繳稅。在決定何謂單一住宅物業時，稅務局可參考不同文件，包括獲批准的圖則、公契、佔用許可證，以及稅務局認為相關的任何其他文件。《條例草案》亦訂明一些會被視作單一住宅物業的例子。

政府在去年11月4日宣布推出新住宅印花稅的措施，藉着提高住宅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稅率至劃一的15%，從而增加交易成本，減少對住宅物業的投資需求，防範樓市泡沫風險進一步惡化。當時我們建議，新措施沿用現行雙倍從價印花稅機制下有關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豁免安排，即：如買家是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在取得相關住宅物業時並沒有擁有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則有關交易可繼續按較低的第2標準稅率繳交從價印花稅，而不受15%新稅率的影響。當時我們並無宣布限制以一份文書可取得的住宅物業數目。在政府推出新住宅印花稅後，我們發覺一些本地買家透過上述的豁免安排，利用一份文書取得多個住宅物業以迴避繳付15%新稅率的個案有上升的趨勢，削弱新措施的成效。

故此，政府一直密切留意這些交易。根據稅務局的數據，涉及"一約多伙"而只須按較低的第2標準稅率繳稅的交易數目，在新住宅印花稅推出後只佔住宅物業交易總數一個很小的比例，但其後逐漸出現上升的趨勢。就具體數字而言，這類交易在推出新住宅印花稅前佔住宅物業總交易的0.5%；但至今年2月和3月分別上升至1.3%和2.4%。有鑒於此，政府在今年4月11日宣布收緊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提供的豁免安排，以杜絕本地買家通過"一約多伙"的形式迴避15%的新稅率。鑒於樓市對價格變動非常敏感，經收緊的豁免安排須於公布後立即生效。

稅務局會記錄自2017年4月12日至修訂條例獲通過並刊憲這段期間的所有住宅物業交易，並於修訂條例刊憲後發出通知書，提醒有關人士繳納少付的從價印花稅稅款。審議《2017年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曾討論是否可以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方式修訂《2017年條例草案》，以落實針對"一約多伙"而收緊豁免的安排。我們已向法案委員會解釋，《2017年條例草案》的範圍只涵蓋當時提出的15%新住宅印花稅稅率；若要落實針對"一約多伙"而收緊豁免的安排，我們需要向立法會提交新的條例草案。代理主席，我們在擬備《條例草案》時，已考慮社會各界所表達的意見，包括《2017年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的意見，以及市民對"一約多伙"交易的關注。社會普遍支持收緊豁免安排，以防止實屬投資的需求迴避新稅率，從而維護新措施的成效。在政府宣布收緊豁免安排後，媒體的報道和市場消息均表示"一約多伙"的個案數目明顯下跌。根據稅務局的數據，涉及"一約多伙"而只須按較低的第2標準稅率繳稅的交易的數字佔住宅物業交易總數的比例，由2017年3月及4月的分別約2.4%和2.5%降至5月的0.3%，可見收緊豁免安排的確有效減少"一約多伙"的交易宗數。代理主席，我亦希望藉此機會，簡述有關各項需求管理措施成效的數據。有關新的15%住宅印花稅稅率的整體成效方面，由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涉及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的住宅物業交易個案中，約94%的買家在取得有關住宅物業時並沒有擁有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

至於額外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則繼續有效打擊投機活動和減少外來需求。在今年的第一季，短期轉售宗數只佔住宅交易總數的0.7%；涉及非本地個人和非本地公司買家的宗數則只佔住宅交易總數的1.5%。儘管各項需求管理措施有效遏抑短期投機活動，並減少外來需求和投資需求，但在全球低息及信貸寬鬆的大環境下，樓市仍然亢奮熾熱，樓價與市民的購買力脫節，情況日趨嚴重。因此，政府一方面呼籲市民在購買物業時要對價格和將來利率的風險作出充分評估，另一方面亦會繼續保持警覺，密切監察樓市動向和不斷變化的外圍形勢，並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措施，減低樓市泡沫的風險。代理主席，我希望立法會能盡快審議及通過《條例草案》。若立法會安排將這《條例草案》交由法案委員會審議，政府會一如既往盡力配合法案委員會的工作。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7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

政府其後成立三方平台，邀請醫生、代表病人權益和消費者權益人士，以及立法會議員，就有關醫委會的組成和運作的修例建議提出意見，盡量尋求共識。三方平台一共舉行了4次會議，先分析及了解醫委會現時的運作，繼而參考包括英國、澳洲和新加坡等海外經驗，最後討論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建議，以改善醫委會的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機制，以及其組成情況。代理主席，"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群"是醫委會的使命。近年來，醫委會的公信力和運作效率備受社會大眾關注。由於個案不斷積壓，目前有待處理的個案多達900宗。一宗個案由收到投訴直至進行紀律研訊平均需時6年。

《2017年條例草案》是以《2016年條例草案》的原建議及政府修正案為基礎，並因應立法會及社會對《2016年條例草案》的討論和關注、三方平台成員在不同場合提出的意見，以及三方平台早前的討論及意見而提出。修例建議如下：第一，改善醫委會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機制。《2017年條例草案》比《2016年條例草案》更加全面，除了扭鬆現有法例所造成的瓶頸，增加處理投訴的效率外，更進一步建議在醫委會下分開另訂現代化機制。以下為修訂條例的重點：a不再由醫委會本身進行研訊會議，而另設研訊小組進行研訊；b秉持專業自主，由醫委會決定初步偵訊委員會及研訊小組的數目和其成員，以及釐定審裁員的資格要求；並委任偵委會的主席及副主席，以及研訊小組主席。

第二，醫委會的組成。在醫委會的組成方面，《2017年條例草案》建議新增4名業外委員，使業外委員總數由4名增至8名。不過，新增的4名業外委員無須經由行政長官委任，並訂明其中3人由病人組織直接選舉產生，而其餘1人則由消費者委員會直接提名。三名病人代表的選舉安排會在附屬法例中訂明。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是獨立法定組織，負責專科醫生訓練及頒授專科資格。考慮到專業及學術自主的原則和專科學院的規模，醫專的2名委員將由提名委任改為經醫專按其規定選舉產生，無須經由行政長官委任。方案可增加選任委員的數目，令醫委會在增加4名業外委員後，仍然維持選任醫生委員佔委員總人數的一半。在《2017年條例草案》下，醫生委員仍然佔醫委會的大多數，達75%；業外委員的比例上升至25%。選任醫生委員佔醫委會組成人數的一半；選任委員再加一名由消委會提名而無須由政府委任的委員，合佔醫委會組成人數的約三分之二；委任委員只佔組成約三分之一。第三，有限度註冊。有限度註冊醫生現時的註冊及續期有效期為不多於1年，須由指定機構、兩間大學)聘請及每年續期。截至2016年年底，有限度註冊醫生約有150人，其中14人在醫管局工作。現建議醫委會可批准有限度註冊的申請年期，由不多於1年延長至不多於3年。政府已就《2017年條例草案》的各項建議諮詢相關持份者，包括醫委會及相關業界團體，以及病人組織和病人權益代表。政府也剛於2017年5月29日諮詢了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代理主席，醫委會的組成和運作模式需要與時並進，並且符合社會要求。《醫生註冊條例》對上一次的實質修訂已是20年前的事。政府相信通過這次修訂，可以妥善處理醫委會積壓已久的問題，為醫委會建立一個符合社會大眾期望的制度。通過設立三方平台和更積極的溝通，我們已向前邁進了重要的一步。隨着立法工作正式展開，我衷心期望各界可以秉持求同存異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共同處理好有關《2017年條例草案》的修訂建議。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2017年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本會恢復《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梁繼昌議員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他們在香港居民中，應該只佔少數。此外，即使《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我們的財務機構並不會自動立即與70多個稅務管轄區交換財務資料。

除了這項《條例草案》外，另一項《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的部分內容，亦是因應國際監管機構的要求，對《稅務條例》作出一些修訂。

由於香港的稅務制度是以地域來源徵稅，我們在符合國際責任之餘，從外國或其他司法管轄區得到的財務資料有限，對於是否需要向這些外國司法管轄區索取財務資料所知亦有限。我們為了遵守這些國際責任，付出的時間、人力資源及其他資源非常多。我重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社會一分子，必須付出這些最低代價。我亦希望政府當局不要以為，香港一定要站在金融改革、稅務改革的國際最前線。我們只需要與時並進、符合一個最低標準便已經足夠，並不需要超英趕美，也不需要做先鋒。其實，很多議員同事亦曾在不同場合，包括在法案委員會提出這點，希望政府當局留意。另一方面，我們可否不遵守這些國際責任或國際標準？我可以告訴各位市民，這樣做不太可能。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國際社會，香港並非避稅天堂，我們得以維持低稅率，是因為我們的財政狀況穩健，收入十分穩定。我們有一些實際稅收，亦有一套透明及嚴謹的法律來打擊避稅，包括跨國避稅。避稅天堂是一個污名，香港絕對不是避稅天堂。不過，如果我們不努力遵守最低的國際要求，很可能會再次成為一些妒忌香港財政穩健的國家的攻擊目標。香港另一次處於這危機是2015年，這個所謂"避稅天堂"的黑名單更是耐人尋味。2015年7月，有些歐盟國家——不是大國——竟然說香港應與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等，並列為傳統的避稅天堂。幸好，就該兩次事件，中央政府在2009年極力與其他國家斡旋，使香港幸免於被列入灰色名單，而在2015年，我知道香港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做了很多工作，令歐盟各國最終將香港剔除於所謂"黑名單"之外。如果香港被列為避稅天堂或被列入稅務黑名單，對香港有何不良影響？其實，會有很大影響，包括會令聲譽受損，從而直接影響其他各國對香港的投資。

這對香港的投資活動影響非常大。

我剛才提到，《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並不代表我們會與73個國家自動交換稅務資料。在現有制度下，我們仍然要與這些司法管轄區逐一談判，並簽署雙邊的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或稅務資料交換協議。經合組織或歐盟對香港亦有一個最低要求，即明年香港一定要與最少某個數目的司法管轄區進行自動稅務資料交換。由於時間所限，稅務局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資源，究竟可否做到這事？其實，我認為不大可能。

如果香港成為該協議的成員，這100多個司法管轄區便自動成為香港的協議國。當然，我們還需要啟動機制，才可以與這些司法管轄區作自動稅務交換。但是，我們可以節省大量時間、人力和資源，無須與這些司法管轄區逐一商討及簽署稅務資料交換協議。

因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必須符合這些國際組織的要求，責任實在非常重大。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在席議員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及三讀。

代理主席，根據上月底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2017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連續第二年獲評選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香港作為亞洲區內卓越的國際金融中心，必須保持競爭力，但同時亦有必要履行身為國際社會一員的責任。

我支持通過《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精神是，在2017年7月開始，所有財務機構都有責任識別75個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收集他們所持帳戶的資料，以及於明年5月開始向稅務局提交收集到的資料。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的要求，令財務機構由原來只須收集日本和英國兩個地區稅務居民的資料，大幅增加至75個地區居民的資料，增幅高達37倍。對財務機構來說，這是一項沉重的任務。我作為金融界在立法會的代表，在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階段，曾要求政府考慮將73個新增的申報稅務管轄區，分階段加入名單，以盡量減輕財務機構的負擔。然而，現實情況是，由於經合組織和歐盟把明年劃定為第一輪申報的死線，未能遵從要求的地方將會被列入"不合作稅務管轄區"名單，因此，延後執行的空間的確很小。但是，我估計當財務機構實際遵守有關法例要求時，將會在人力和系統方面遇到不少困難。我希望政府可以在符合有關法例要求的情況下，賦予財務機構一定彈性。雖然剛才梁繼昌議員已嘗試詳細解釋《條例草案》的影響範圍，但我仍然擔心，執行經修訂的《稅務條例》時，會導致財務機構與客戶之間出現矛盾。正如我剛才提及，本港的財務機構原先只須額外收集日本和英國居民的帳戶資料；可以說，香港絕大部分市民，根本沒有意識到有帳戶資料會自動交予其他政府的稅局。不過，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財務機構便會陸續通知客戶，而客戶在不太清楚來龍去脈的情況下，很容易會產生不必要的誤解。所以，我今天再次向政府重申，應撥出一定資源為經修訂的《稅務條例》進行宣傳，盡量減低財務機構與客戶之間不必要的矛盾。最後，我希望政府今後引入國際稅務或相關標準時，好好在各項考慮因素之間取得平衡，而非簡單地以"合規思維"行事。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該63個準夥伴主要包括下列3類：在2016年年底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表示有意與香港訂定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稅務管轄區、香港稅務協定夥伴當中已承諾實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稅務管轄區，以及歐盟的所有成員國。該9個確認夥伴則是與香港分別簽訂雙邊主管當局協定，但尚待列入申報稅務管轄區名單的國家或地區。

因此，當局提出了一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把土耳其加入為申報稅務管轄區。與此同時，作為確認夥伴的韓國提出，希望把首次自動交換資料的申報年，由2018年押後至2019年。特區政府同意這項要求，提出了一項修正案，把韓國的首次自動交換資料的申報年改為2019年。

為免香港被經合組織及歐盟列入"不合作稅務管轄區"名單，影響香港的投資和營商吸引力，因此，《條例草案》把香港的自動交換資料夥伴，由原先的數個稅務管轄區大幅增加至75個稅務管轄區。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期間，有議員關注到《條例草案》可能會削弱本港稅制簡單及營商環境靈活的優勢，質疑它對香港長遠經濟發展有否好處。此外，有業內人士認為，《條例草案》大幅擴闊自動交換資料夥伴的範圍，將會在短時間內加重業界的工作量及所須承擔的風險及責任。不過，民建聯支持《條例草案》。首先，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經貿中心，有責任參與和遵守國際的稅務合作機制，以及承擔相關責任。參與實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網絡，正是國際稅務合作機制的重要一環。

為迎合國際稅務合作發展的大趨勢，民建聯支持《條例草案》，並會支持政府提出的兩項修正案。

法案委員會召開了兩次會議，並邀請了持份者表達意見。我要特別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梁繼昌議員及其他委員的努力，令審議工作順利完成。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直致力提高稅務透明度和打擊跨境逃稅活動，並為實施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就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所訂立的新國際標準作好準備。與此同時，國際社會一直監察各稅務管轄區實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進度，並倡議建立廣闊的自動交換資料網絡，以締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為配合這工作，經合組織和歐洲聯盟已分別開始制訂"不合作稅務管轄區"名單。列入名單與否的其中一項準則，是實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進度和網絡的涵蓋範圍，當中包括要求所交換的資料最少須涵蓋2017年下半年起的財務帳戶資料。正如我在動議《條例草案》二讀時表示，我們必須因應國際間新近的發展，加快擴展自動交換資料網絡的步伐，並盡快採取行動，備存由2017年下半年起的財務帳戶資料，準備與其他稅務管轄區交換。有關修訂可確保香港的自動交換資料安排得以有效實施之餘，亦不會對財務機構帶來過度的合規負擔。為落實自動交換資料的安排，《稅務條例》現時已載有一份香港的"申報稅務管轄區"名單，但名單上只有兩個稅務管轄區，即日本和英國。《條例草案》連同我將動議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由今年7月1日起把這名單的"申報稅務管轄區"增加至75個，當中包括11個已確認的自動交換資料夥伴及64個準自動交換資料夥伴。這64個準夥伴包括以下3類：a有關稅務管轄區已向經合組織表示有意與香港訂定自動交換資料安排或由經合組織建議的稅務管轄區；b香港稅務協定夥伴當中已承諾實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稅務管轄區；及c歐盟所有成員國。政府日後對申報稅務管轄區名單作出修訂時，須提交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議。法案委員會就修訂建議作出了深入和詳細的討論，我希望在此回應委員和持份者較為關注的3個事項。第一，申報規定。有持份者建議容許財務機構可選擇提交2017年全年的資料，而非只是2017年下半年的資料，以及在稅務局與其他稅務管轄區交換資料前，由財務機構保存有關資料。我們認為，《條例草案》擬議的申報規定應與香港對經合組織所作的承諾一致。財務機構只提交2017年下半年的資料，可避免客戶產生不必要的誤會或查詢，而且提交半年資料只屬一次過特殊安排。為確保資料的完整及安全，財務機構應每年向稅務局提交有關資料。第二，關於私隱保障及資料保密。我們明白，法案委員會及代表團體就確保納稅人的私隱和所交換資料的保密事宜的關注。政府高度重視這基本要求。我希望指出，《條例草案》不會改變現行在《稅務條例》下適用於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私隱及資料保障要求。政府一直十分重視保障納稅人的資料，而香港只會與已簽訂特定交換資料協定，並符合經合組織就保障資料私隱和保密的標準及相關要求的稅務管轄區，進行自動交換資料。我亦希望強調，就一般香港市民而言，如果他不是香港以外任何地區的稅務居民，香港的財務機構不會在這計劃下將他們的資料向稅務局申報。第三，有關支援及宣傳。我們明白財務機構因履行新責任所帶來的額外工作。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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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第1、2及3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2及3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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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我動議一項修正案，以修正《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第4條。這項修正案是因應國際間新近的發展而提出。法案委員會對這項修正案表示支持。我們建議按經合組織的提議，把20國集團的成員土耳其加入香港的申報稅務管轄區名單，以便將來進行自動交換資料。連同土耳其，擬議的申報稅務管轄區名單將涵蓋所有參與自動交換資料的20國集團成員。就此，我們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第4條，在附表17E第1部加入"土耳其共和國"為申報稅務管轄區，其申報年為"2018"年，與其他地區一致，即財務機構就土耳其共和國收集有關資料的責任由2017年下半年起生效。另外，香港今年年初就落實自動交換資料安排與韓國簽訂主管當局協定。韓國最近確認，希望由2019年起才根據主管當局協定與香港交換資料，而非由2018年起交換資料。換言之，就韓國的首次申報而言，財務機構須在2019年提交有關2018年的資料。因此，我們建議把附表17E第1部所訂有關"大韓民國"的申報年由"2018"年修訂為"2019"年。代理主席，我懇請委員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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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經修正的第4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4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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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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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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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於2017年5月17日提交本會省覽，兩項有關《金融機構條例》的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我請陳振英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代理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

為了使小組委員會有更多時間進行審議工作，我謹代表小組委員會，動議將上述公告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7年7月5日。代理主席，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振英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振英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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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動議的議案。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亦請議員注意，即使議案對行政長官提出指控，議員發言時亦不應對行政長官使用冒犯性或侮辱性言詞，這樣做在議會中並不適宜。

代理主席，特首梁振英被指在出任行政長官期間，涉嫌收受澳洲企業400萬英鎊，可能涉及利益衝突，正接受立法會因此而成立的專責委員會調查。然而，梁振英作為事件中的主角、專責委員會的受查人，他與時任專責委員會副主席周浩鼎議員合謀，通過周議員修改專責委員會的擬議主要研究範疇，試圖妨礙、歪曲或影響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方向、內容和結果。此舉明顯是瀆職行為，違反了梁振英根據《基本法》作出的宣誓，罔顧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侵害議會的尊嚴。因此，立法會必須採取果斷行動，委任獨立的調查委員會調查此嚴重瀆職行為，並提交報告，讓立法會決定是否彈劾梁振英。代理主席，今次事件發生後，當事人梁振英、周浩鼎議員和建制派議員均眾口一詞，強調事件沒有違法、沒有違規，亦沒有隱瞞，行政長官試圖淡化事件，亦有建制派的議員問我，尚有兩個星期梁振英便要落台，現在彈劾他，還有甚麼作用？代理主席，"莫因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雖然看來這是一宗簡單的文件修改事件，沒有甚麼大不了，但本質上，今次是回歸20年以來最嚴重的公職人員瀆職行為，我們有責任嚴謹處理，立法會更必須對涉事者作出彈劾和譴責，以儆效尤。在今次事件中，梁振英非但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和瀆職，更違反了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的承諾，同時亦違反《基本法》第四十七條、第六十條及第六十四條所賦予的憲制責任，以及涉嫌藐視立法會，破壞行政立法關係。先容許我陳述梁振英是否有瀆職和行為不當。代理主席，終審法院的案例清晰指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有5個主要元素：一，身為公職人員；二，在執行公職的過程中或在與其公職有關的情況下；三，蓄意作出失當行為，或不作出恰當行為；四，沒有合理解釋或理由；五，其行為偏離公職職責範圍或宗旨屬於嚴重而非微不足道。代理主席，雖然梁振英和周浩鼎議員兩名當事人在東窗事發後承認他們的行為，而梁振英更在事件被揭露後翌日承認修訂文件是由他本人所撰寫，還辯稱只是希望透過周浩鼎議員向專責委員會表達意見，以確保調查更全面。代理主席，我必須指出，縱使梁振英如此解釋，但如果仔細審視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仍然有很多疑竇未能解開。第一，梁振英要表達意見，為甚麼只透過周浩鼎議員一人轉達？為甚麼梁振英不正式致函專責委員會？事實上，他事後也有這樣做法。為甚麼一開始梁振英不向專責委員會提出修訂研究的範疇？千萬不要忘記，梁振英已擔任行政長官約5年，這些基本的官場規矩，難道他不知道嗎？

第二，周浩鼎議員的說法前後矛盾，在4月25日的會議上，周議員一直強調修訂是由他本人作出，但其後卻公開承認是轉達梁振英的意見，為甚麼周浩鼎議員不一開始便表示代梁振英轉達意見？這如果不是隱瞞，會是甚麼？代理主席，就調查工作來說，我們從來都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如果我們大膽假設梁振英擔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對他不利，因此蓄意干預專責委員會的工作，並與周議員合謀以達其目的，按這推論，梁振英的干預無疑是涉及利益衝突。如果這假設成立，梁振英在今次事件中的作為，就很大可能屬於上述5個主要元素中的蓄意作出失當行為，而欠缺合理解釋或理由。當然，是否屬於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最終應該交由執法機構或法官來決定。但是，梁振英是否廉潔奉公，盡忠職守？抑或是徇私枉法，濫用職權？我相信廣大的香港人一定心中有數。代理主席，立法會畢竟不是法庭，行為失當和瀆職是個人的行為，但今次事件，在更廣義的層面，實有其憲制意義，如果立法會不嚴謹地處理，其作為立法機關便是失職，並可以是後患無窮。梁振英作為特區政府的首長，自上任以來，民望一直低企，施政不得民心，但他一天未下台，一天仍是香港的行政長官，仍有很多憲制責任需要肩負。在今次事件中，梁振英有何憲制責任？便是廉潔奉公，盡忠職守，向立法會問責。本來接受立法機關的質詢和監督，是行政長官的基本責任之一。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先生於1990年3月28日向全國人大作出"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其有關文件的說明"的報告曾經指出："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為了保持香港的穩定和行政效率，行政長官應有實權，但同時也要受到制約。"《基本法》第六十四條更清楚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代理主席，行政長官如何向立法會問責？

立法會調查行政長官，而行政長官尊重立法會的調查，不試圖妨礙、影響或干預調查工作，讓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能正常履行調查工作，也是向立法會問責的一種方法。在英國，任何行為、言論，如不當地干擾、意圖干擾或很可能不當地干擾議會履行其職能或議員或職員執行職務，即屬藐視國會。在2002年，英國便有一名國會議員因為試圖干預國會對他涉嫌漏報利益的調查工作，被國會判以藐視國會罪，被暫停國會議員資格一個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岳橋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我完全不同意司長剛才為特首梁振英所作的辯護，所以我聯同27位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提出議案，彈劾特首梁振英濫權瀆職，因為此事不單證據確鑿，而且事態十分嚴重。因此，我們今天的做法是要為香港市民討回公道。上月15日，在負責調查梁振英收受UGL利益事件的立法會專責委員會中擔任副主席的周浩鼎議員，被揭發以其個人名義就調查範圍內容提出的修改，原來是出自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辦公室的手筆，而特首梁振英事後亦承認修訂內容是由他本人親自撰寫的，難道這還不是證據確鑿？這種行為嚴重違反程序公義及破壞立法會的職能，無視行政及立法的獨立性。因此，我認為議會必須啟動彈劾程序，徹查此事，維護議會的尊嚴及公信力。《基本法》訂明，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梁振英今次的做法，顯然嚴重破壞了立法會的職能，更違反了作為特首應有的職責及誠信。他身為受查對象，如果要向專責委員會表達意見，必須以公正、公開的方式提出，例如他可以在聆訊或答辯的過程中提出，而這過程必須且有絕對需要是公開及透明的。

他還辯稱受查人可以建議調查的範疇，並直接修改有關文件，但這其實無異於被告教唆控方律師如何盤問被告。以個人權力干預調查程序及影響調查方向，如果目的不是為自己開脫還會是甚麼？在東窗事發後，風波越鬧越大。梁振英不單沒有公開道歉及問責，接下來的舉動更令人感到非常憤怒。他一方面說自己有權表達意見，但另一方面為了擺脫嫌疑，竟然極力顛倒是非、毫無悔意及誤導公眾。他又表示完全不介意公開修改內容，但卻指責有專責委員會委員違反閉門會議的保密協定，明言要追究，更"無厘頭"地把矛頭指向會計界的立法會議員梁繼昌，要求他退出專責委員會，意圖轉移公眾視線。由此可見，他為了掩飾企圖已經變得語無倫次。明明是自己有錯在先，卻偏要把錯誤加諸別人身上，還要針對專責委員會內唯一一位擁有專業稅務知識的梁繼昌議員。此舉更令人懷疑他一定是內心有鬼，意圖左右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方向及結果，他維護自己及掩飾罪行的意圖可謂昭然若揭。更離譜的是，他的任期餘下不足1個月，不但沒有做好特首的角色，反而每天翻查梁繼昌議員的Facebook，並撰寫網誌攻擊他，迫使梁議員辭職。他以特首的超然身份咄咄逼人，這是廉潔奉公、盡忠職守嗎？

這種荒謬的理據他不僅每天都在提出，更是大肆地提出。一個如此不知羞耻的人，還配擔任特區的特首嗎？更重要的是，在專責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前，梁繼昌議員已經與主席謝偉俊議員及法律顧問商討是否有需要申報，而主席及法律顧問均表示沒有需要，那試問何時輪到梁振英這個最應該避嫌的受查人出來指指點點？究竟梁振英有否弄清楚自己的身份？他知否自己在事件中，由始至終都是一個嫌疑犯？梁振英厚顏無耻早已人盡皆知。事到如今，無論他如何反駁，其做法亦無疑破壞了專責委員會及議會的公信力，並嚴重違反他在就任時根據《基本法》所作的誓言，包括第四十七條、第六十條及第六十四條賦予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即是有關"行政長官廉潔奉公、盡忠職守，並且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的規定。他以權謀私和濫權瀆職，已經沒有資格繼續擔任特首。因此，我們提出彈劾，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徹底追究其瀆職行為，絕不能夠讓他蒙混過關。有不少人可能會認為，梁振英的任期餘下不足1個月，但彈劾程序卻動輒半年或以上，屆時不論成功與否，梁振英早已下台當其政協副主席，所以彈劾也沒有用。不過，我想強調，彈劾並不是沒有用的，原因是我們不能因為梁振英即將下台便甚麼也不做。即使他最終可以逃過制度的審判，但我們亦必定要他受到輿論的唾棄。

他的厚顏無耻早已人盡皆知，早有前科。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將他私下修改周浩鼎議員提交的文件，當作是無心之失或個別事件。這顯然是極度嚴重的瀆職事件，是非分明，清清楚楚，不容抵賴。市民想要的是一名廉潔奉公和承擔責任的特首，而不是一名偷偷摸摸、滿口謊言、滿腹詭計的特首。

再者，立法會作為香港唯一擁有廣泛民意授權的機構，儘管現時的結構並不民主，並非全部議員皆由市民廣泛選出，但卻依然是最能反映民意的地方。梁振英在道德上失職，在行政上濫權，視程序公義為無物，事件被揭發後仍然死不悔改，砌詞狡辯。建制派為梁振英"死撐"，護主的程度是連分辨是非的能力也盡失。因此，我們28名背後代表着香港數百萬名市民的民意的非建制議員更應該站出來，要求他為這種行為付出代價。到了這個地步，我們絕對不能夠"放生"他，因為這是我們作為議員監察政府的責任。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做，反而是我們失職。梁振英干預議會的行為，已經嚴重破壞議會的公信力，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將難以挽回市民對議會的信心，以為今天的議會對於豺狼當道的情況已視若無睹。我們絕對不能讓一個人摧毀整個議會的結構，亦不能讓未來特首或政府官員以為這做法是一種常態，是可以接受的行為，甚至以為做錯事後只要死口不認，便可以蒙混過關。

因此，立法會必須啟動彈劾程序，以維護立法會的尊嚴和市民對立法會的信心。即使梁振英下台，他亦依然要負上應有的責任，不能夠讓事件不了了之。

主席，今天28位議員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及瀆職的行為，並拒絕在一個合理的時間內辭職，動議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以調查有關嚴重違法及瀆職行為及向立法會提出報告。政務司司長剛才說，我們提出這項議案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正正如此，我們理解到、看到，也知道司長也是一個清廉的人，我不明白他為何可以讀出剛才那篇講稿？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個人行為，即使他在特首的職位上做得多好也沒有關係。我們今次是針對梁振英的個人行為提出這項議案。所以，司長那番說話令我很失望。我甚至認為，我們今次針對梁振英個人行為提出這項議案，司長花時間來立法會，本身已是非常不當。主席，我們認為梁振英在擔任行政長官期間，作為"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的被調查對象，與周浩鼎議員合謀私通，或透過周浩鼎議員作出不恰當地介入專責委員會工作的行為，試圖妨礙、扭曲或影響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方向、內容及結果，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梁振英透過修改調查範圍，意圖逃避調查的重點，混淆視聽，為自己辯護，堆砌對他有利的說辭，以拖延時間，令調查無法有效進行。我強烈譴責梁振英嚴重干預立法會事務，行為可耻，他的操守令整個香港政府，甚至整個香港蒙羞。

當然，他也將公務員及多位政府同事"拉下水"，這樣也令他們蒙羞。梁振英被指控的行為，純屬他的個人行為，甚至包括他在政府以外的工作，與公務員被調查的情況是兩碼子事。我們看到他一人在上，為所欲為。在這次私通周浩鼎議員，並干預專責委員會的事情上，梁振英甚至有可能動用行政長官辦公室的人力及資源，來處理其私人利益和私人事務。這種操守亦令整個政府蒙羞。老實說，我也希望政務司司長調查一下。

有行為不當嗎？是根據香港的規則和香港的法例，還是也要由中央決定？所以，我絕對支持，今次要求透過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此事。梁振英多番強調，這只是一份離職協議，無須向行政會議申報，這是否事實？UGL並非他的僱主，協議亦有要求他做某些事，所以這份協議究竟是否他口中所說的離職協議？應該透過調查機關及法庭來決定。所以，如果梁振英認為他已經交代清楚，香港人亦已經接受他的解釋，他只是逃避現實、自欺欺人，活在自己的世界裏。無論如何，我希望今天的辯論不要失焦，因為今天辯論的焦點是，梁振英作為立法會專責委員會被調查的對象，竟然私通立法會議員，親自修改調查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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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忘記，400萬英鎊是2012年至2017年，梁振英在擔任行政長官的期間內收受的款項。該筆款項是否涉及利益衝突、相關的利益申報制度，以及稅務問題都不清不楚。如果梁振英接受這筆款項有違相關法律，他就是干預專責委員會的工作，可能不單是干預立法會內部事務那麼簡單。被調查者可以決定調查範圍是一件多麼荒謬的事，而被調查者最清楚哪個調查方向對自己最有利。讓我們看看梁振英親自修訂的文稿，他將專責委員會原本界定的調查事項："梁振英先生於2011年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所訂協議"，重新界定為："澳洲傳媒公開的UGL協議文本"，並特別加上："梁先生簽訂協議當日是否已當選行政長官"。

梁振英將他與UGL之間的協議，刻意修改成為澳洲傳媒公開的UGL協議，是否想專責委員會將調查鎖定於一份已經外泄的協議文本，不用調查其他事情？因為這份協議文本的簽訂日期是2011年12月，是在他當選特首之前，對他日後自辯會否比較有利？經過修改後，如果他和UGL還有其他的後續協議，是否便不用調查？後續協議是否真的不存在？我們不知道，但據傳媒報道，如果梁振英出售日本公司DTZ的股權，是按照UGL授予他的期權，他和UGL集團之間的交易協議可能真的不止一份。至於後續協議、股權交易和費用支付，按日本公司DTZ股權變動資料來看，有可能是2014年至2015年之間發生的事，即在他當選特首後發生的事，這便涉及公職人員在任內獲得利益。

再者，在周浩鼎議員建議的四大範疇之中，有3個範疇被特首辦修改。

根據當年的新聞稿，UGL指報道錯誤引用"秘密付款"一詞。UGL聲明的真偽和可信性，並非爭議所在，不是專責委員會的調查重點，梁振英明顯希望引導專責委員會的討論方向，由集中研究他收受5,000萬元有否違法，轉而研究UGL公開聲明的真偽和可信性。難道那份聲明真的由UGL發出，便代表梁振英收錢也完全沒有問題？這完全是轉移視線、混淆視聽，模糊焦點，只是用來製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有利證供。作出修改還有其他主要而明顯的目的，便是拖延調查時間。梁振英在文件第二部分c項新增一項條文："《基本法》第四十七條要求行政長官就任時申報財產的原意，以及該款項在《基本法》第四十七條是否屬於須予申報的財產"。周浩鼎議員在4月25日會議上，也提出要研究《基本法》第四十七條原意，但被專責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議員質疑，因為研究期間若對法例字眼沒有太大爭議，根本無須翻箱倒篋追查立法原意。由此可見，翻查當年起草《基本法》的原意，以及當中的爭議及修改，絕非一時三刻可以完成的事，只是拖得便拖，新增以上條文無形中可以把調查拖延，直至調查變得毫無意義。梁振英想透過修改，修窄調查範圍或加入瑣碎條文以模糊焦點，絕對有可能令調查朝着對他有利的方向進行。他絕對有可能想達致這個目的，但這不但會妨礙立法會的內部事務，更有妨礙司法公正之嫌。今天28位議員提出的議案，是指控梁先生作為被調查者，修改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試圖妨礙、扭曲或影響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方向、內容和結果。他的動機非常明顯，除了干預立法會的工作，罔顧三權分立，我們認為他這樣做也是違法和瀆職。所以，我們動議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以調查相關的違法及瀆職行為，並向本會提出報告。

所以，市民真的要看清楚，梁振英也說過，如果沒有問題的話，便任由大家調查，為何要做那麼多小動作？

如果有必要那樣做，大家只能懷疑，當中一定有所隱瞞。

我們不能夠繼續讓有這種個人行為的特首繼續拖累香港的聲譽，拖累司長服務了數十年的香港政府的聲譽。

主席，我在此重申支持這項議案，希望議員還有一點良心，真正為了這事的是與非而投票。

主席，今天是反對派發動"倒梁"鬥爭的重頭戲。為了"倒梁"，反對派在未有足夠事實根據的情況下，隨意指控梁振英先生嚴重違法及/或瀆職；他們又濫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對行政長官提出完全不合乎比例的彈劾議案。這種行為完全罔顧議案一旦獲得通過，對香港社會所造成的震盪和衝擊，亦令立法會最莊嚴的憲制權力，淪為打壓異己的政治鬥爭工具。主席，我感到十分遺憾和憤怒。對於反對派過去5年針對梁振英政府的所作所為，市民看得一清二楚；反對派要癱瘓議會，不讓政府做任何事。令立法會禮崩樂壞的始作俑者就是他們。香港社會對於今天這類議案一點都不陌生，因為反對派"倒梁"的立場非常清晰。

反對派經常說"CY好鬥"，但他們也應該好好看看自己，他們鬥完一場又一場，"拉"完一項又一項，豈不是更加好鬥嗎？

這些數字很清楚，目的就是為了狙擊梁振英，為了打擊特首政府的管治威信，為了拖政府施政的後腿，反對派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令原本莊嚴的議事堂淪為政治鬥爭工具。

首先要有四分之一議員聯署提出議案，經立法會大會分組點票通過進行調查；再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如果指控有足夠證據，亦要獲立法會全體三分之二議員支持才可以通過，最後並報請中央決定解除特首職務。

根據《基本法》，要啟動彈劾程序必須符合兩類指控，一是"嚴重違法"，一是"瀆職"。梁先生的行為是否真的如今天提出議案的議員所說，已經構成"嚴重違法"、"瀆職"？又或是否已有足夠的疑點或資料，顯示情況確實如此呢？關於UGL事件，梁先生已經多次回應社會及立法會的提問，而澳洲的UGL亦曾多次發出書面聲明。有不少學者認為，該份協議只是一般商業協議，亦看不到澳洲、英國的監管機構，以至UGL的股東，曾就着事件提出任何實質質疑。主席，你應該記得，上屆立法會已經多次討論此事，亦先後兩次否決引用《條例》進行調查。但是，反對派仍然死纏不休，繼續翻炒又翻炒。新一屆立法會成立後，反對派便透過呈請書的方式，在無需經由立法會表決的情況下，成立專責委員會。難怪早前有市民在街上截停我，對我說："成立UGL專責委員會，調查當然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通過所謂'調查'，對梁特首發動新一波政治打擊"。對於在現今政治、社會和議會的情況下，對於在只問顏色的政治戰場下進行這種調查，民建聯確實十分不願意，亦十分審慎，就是要避免令這些調查成為打擊政敵的工具。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梁先生自然成為狙擊目標。

不過，我必須指出，無論意見由誰人提出，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最終須由專責委員會本身通過。再者，如果我們仔細審視梁先生提出的修改要求，他其實是把調查範圍擴大了。所以，實際效果並不是減低對他本身的調查，而是讓專責委員會、議會和社會得到更多資料，更全面地作出判斷。故此，就整件事來看，單憑這一點便指特首妨礙、扭曲或影響專責委員會調查的說法，我認為難以成立。主席，我想強調，無論反對派議員對梁特首如何不滿，亦不應剝奪當事人提出意見的權利。因此，若說梁先生向專責委員會提出意見就等於介入委員會，實在是無限上綱上線。反對派議員單憑特首通過委員在專責委員會提出意見，便認定他已犯上嚴重錯失，並且動用最嚴重的彈劾議案，可見他們只是借題發揮，志在政治攻擊，並濫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最莊嚴的憲制權力，將之變成針對個人的政治鬥爭工具。反對派為求一己政治利益，不惜將立法會的尊嚴完全置諸不顧，這做法實在令人遺憾。為了狙擊梁振英，周浩鼎議員成了棋子，反對派當然想連消帶打，打擊周浩鼎議員之餘，亦想打擊民建聯。

主席，我認為周浩鼎議員在這事上有做得不妥當之處，但他已為此致歉，並承擔了責任，退出專責委員會；他既已為此付上政治代價，事情本應告一段落。可惜，事與願違，有人把這件事當作是"執到寶"，死咬不放，如鯊魚一樣，看見獵物便不斷撕咬，定要咬到人流血不止。主席，事情發展至今，於我而言，確實是上了沉重的一課。"浩鼎"，你作為議員新丁，經驗不足，有做得不妥當之處便要承認，也要認真反省自己有甚麼地方做得不對。但是，你不要因此而氣餒，也不要中了那些"想你死"的敵人的詭計，我們也不會讓你成為繼CY之後新一輪政治打擊的對象。所以，我們堅決反對這一波和下一波的政治追擊。事情已經很清楚，我也透過這件事看得更清楚。我看到很多很恐怖、很猙獰的面孔，很多雙重標準，很多只問顏色的言論。有人明明看到梁繼昌議員作為UGL專責委員會成員的角色衝突，一個是被告，另一個是原告，而且，同是UGL事件，他們卻當作看不見，還堅持梁繼昌議員應留在專責委員會，不讓他退出，要他"死撐"。

我亦要在此補充，彈劾權是《基本法》賦予立法會最莊嚴的權力，一旦行使該權力，必定對香港社會造成極大的衝擊和震盪。所以，在2013年，前立法會議員譚耀宗作為當時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在本會發言時指出，自回歸以來，議事規則委員會與行政當局曾多番商議彈劾機制的具體運作程序，但雙方仍未達成共識，當中未有共識的問題包括：究竟行政長官涉及甚麼行為，才構成"嚴重違法"及"瀆職"？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如何運作？調查委員會的權力究竟有多大？

正如過往一樣，反對派議員在提出這次彈劾議案之前，也明知道這些背景，但他們未有要求議事規則委員會就彈劾機制的運作程序和安排，展開相關討論。如果連哪些行為屬於"嚴重違法"及"瀆職"還未弄清楚，便隨便提出彈劾議案，正正違反了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程序公義"。所以，反對派這種行為正好顯示出他們根本心知肚明，提出的指控遠遠未符合《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的有關規定，所以他們這次展開彈劾的目的很清楚，純粹只是另一場政治炒作，以打擊梁振英和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因此，主席，民建聯反對這次彈劾議案。

第一個論點是彈劾是相當嚴肅的事情，不可以隨便進行，但我不禁要問，究竟政務司司長是否認為，干預立法會並非一件很嚴肅的事情呢？

主席，政務司司長的第二個論點是，受查者當然可以提出對於調查範圍的意見，我認為這更奇妙。很多人說，受查者可合理要求收窄或擴大調查範圍。

即使退一萬步，受查者可要求擴大或收窄調查範圍，他又可否秘密地向某名委員提出意見呢？

主席，政務司司長有關梁先生在5年內做過一些好事的論點，最多可以應用在首席法官完成調查干預是否屬實後。

主席，民建聯的李慧琼議員的第一個觀點是，這項彈劾議案其實是"倒梁"而已，反對派無論如何都要"倒梁"。

新特首已選出，不論好醜，也要寄望將來。市民有否逼迫民主派彈劾梁振英？

周浩鼎議員私通梁振英，嚴重至干預立法會，才需要我們出手。民主派議員只希望梁振英快些離職，市民根本提也不想提他，更遑論要我們如此煞有介事地提及他。

但是，我認為實際是收窄了調查範圍，他把調查範圍由原本可研究所有有關離職協議或服務協議的文件，改為只集中研究一份文件。

調查又怎會是鬥爭？調查又怎會是狙擊？調查是透過客觀而深入地搜集證據，找出真相，還社會一個公道。因此，如果連調查也不同意，反而會令社會產生錯誤的觀感。我必須指出，這項議案不是要求調查UGL事件，而是要調查特區首長有否干預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工作。即使我假設李慧琼議員所說是對的，特區首長只想擴大調查範圍，但其實也構成干預。

有趣的是，李慧琼議員本人亦同意特區首長及周浩鼎議員這次修改文件的行為不當，但她另一方面又說這做法並不構成干預。這正好反映這是她個人的主觀判斷，自說自話。為何對於連她也認為不當的行為，她可判斷為並不構成干預？

因此，我支持這項議案，委任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這項議案關乎立法會成立的專責委員會與行政長官作為被調查者的嚴重事件，當中有足夠的合理懷疑被調查的行政長官有瀆職行為。正正由於涉事雙方是立法會和行政長官，所以無論委任行政機關內任何機構或人員進行調查，或是委任立法會內任何機構或人士進行調查，均會被人質疑存在利益衝突或矛盾。因此，最好的出路便是委托完全獨立於立法會和行政機關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這樣才可不偏不倚、公正地調查事件的真相，讓事件水落石出。這做法更是獲得《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的法律授權成立調查委員會，因為要有法定權力才有傳召證人的調查能力，並獲公眾信任，這才是最好的處理方法。所以，如果各位議員今天貿然反對這項議案，反而會令社會產生錯誤的印象，以為立法會包庇特區首長，不想交由獨立的終審法院查明事件的真相。這樣只會令事件永遠無法水落石出，不利於社會的長遠前進。根據特區首長在公眾場合作出的辯解，他作為被調查者有權發表意見。關於這種辯解，大家必須詳細看清楚事實真相。他以被調查者的身份，要求由立法會成立的專責委員會的時任副主席把文件交給他修改，這的做法已超出所謂有權發表意見的辯解。

此外，當時的專責委員會副主席亦沒有向專責委員會清楚交代被調查者曾私下修改文件，便直接把文件提交專責委員會。這種行為完全超出了所謂發表意見的辯解，甚至可以界定為接近妨礙調查公正的瀆職行為，因此，現時已有足夠的表面證據證明特區首長有嚴重的瀆職行為，完全足以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提出這項議案。各位議員同事必須注意，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才是最中立的處理辦法。如果連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也不同意的話，只會令社會大眾覺得此地無銀，心中有鬼。事實上，在過去的一段時間，特區首長修改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一事已令社會覺得特區首長作賊心虛，害怕被專責委員會查出證據，因而才會不惜出此下策，私通專責委員會前任副主席修改調查範圍。大家越不想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查明真相，便越會令社會人士覺得是無私顯見私。大家要慎重考慮是否值得為一個人的錯誤而賠上整個制度，以及整個建制派的公信力。

如果大家堅持不認為私下修改文件是干預調查的話，大家試想象後果會有多嚴重。如果大家都說沒有問題，即是說以後立法會的所有公開文件，均須以文件檔word file的格式上載於公眾平台，讓所有人包括被調查者隨意修改，並會視此為提供意見，而屆時提供意見便等於隨意在文件檔上作出修改。大家要想清楚，今天的決定不單會影響立法會能否成立調查委員會，更關乎究竟立法會是否仍有公信力。

因此，今天大家所作的決定，將決定立法會日後如何進行調查，以及如何利用立法會的公開文件接收市民的意見。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楊岳橋議員提出的議案，因為這是香港能否繼續被稱為世界上的廉潔城市的重要指標。

本人謹此陳辭。

梁振英在2012年以"偷呃拐騙"的方法奪取特首一職，5年來令香港社會不斷撕裂，成為"港獨之父"，令到香港"雞毛鴨血"。我剛才聽到李慧琼議員說民主派打壓梁振英，她真的太抬舉民主派。梁振英每天都在打壓異己，利用整個律政部門去逐一DQ所有議員。在雨傘運動後，他用盡方法對一些議員及學者秋後算帳，用公帑將一個個他看不順眼的"眼中釘"交給法庭審理。我們何德何能可以打壓梁振英？

接着，他以僭建來擊倒唐英年，當然唐英年沒有才幹是一回事，但相對梁振英，唐英年尚算是一名正人君子，我相信沒有人比梁振英更差劣。

梁振英的UGL事件，以及他與民建聯周浩鼎議員私通，導致我們今天要彈劾他，其實彈劾來得很晚。

主席，5,000萬元是真金白銀，為何特首不根據行政會議守則申報？

主席，由於本會專責委員會正在調查梁振英先生收受UGL公司400萬英鎊一事，因此議員今天不能作出過分評論，干涉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所以，郭家麒議員所談論的事已超越了本會今天討論的議案的範圍。

多謝主席。

我想告訴大家，正正就是這種事情把香港、把立法會賦予我們的天職破壞殆盡。在《基本法》下三權應互相尊重，為了讓政府受立法會賦予的權力監督，所以我們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這事。

張達明問：離職協議是否由戴德梁行與梁振英先生簽訂？若是，他收取400萬英鎊，是否換取他支持UGL收購戴德梁行、不批評UGL的收購行動，以及在2012年至2013年兩年期間，應UGL的合理要求，在不涉及利益衝突下，需要提供協助以推廣UGL及戴德梁行？

如果他們不知情，這很明顯涉及利益衝突，有人違反誠信。

我們調查這事，便是要讓公眾知悉事實的真相，還特區政府一個公道。如果現時有人問：你們相信特區政府嗎？大家都會提起梁振英，他將公務員隊伍的公信力消磨殆盡。難道他不是影響到所有人？建制派在梁振英後"跟車太貼"，他們也會付出沉重代價。事實上，即使是西環點名力捧的議員——例如何議員——亦要知道，他們在立法會宣誓後，便應該為公眾利益服務，而非保護梁振英。

為何他要私下做這些偷偷摸摸，不見得光的事？

他是否想連中央和北京都想拖落水，去支持他這種貪腐行為？

一個人作惡多端，不斷搞小動作，又以不正常的做法左右立法會的正式調查。

我謹此陳辭。

對於今天28位非建制派議員聯名提案，要按《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啟動對行政長官的彈劾程序，我表示非常遺憾，因為這正好又一次證明他們對人不對事的作風，亦反映他們喜歡小事化大、譁眾取寵和興風作浪的本質。為甚麼我會作出如此嚴肅的批評？因為梁振英捲入UGL風波，並非始於今天，早在他上場後不久便已經出現，當時泛民陣營已經力指梁振英在利益申報上有所隱瞞。到了2014年，當海外傳媒報道梁振英收取UGL 400萬英鎊時，泛民更加借題發揮，大做文章，一直咬着他不放。單是在2014年11月，泛民便先後兩次分別由毛孟靜議員及當時的何秀蘭議員提出相關議案，要求引用《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特首在UGL事件中是否有失當行為。說到底，他們無非想把事情"搞大"，想指控特首誠信有問題，找他來"開刀"。所以，當時我就毛孟靜議員提出的議案發言時已經指出，泛民咬着特首梁振英不放，很明顯是希望再次挑起問題，引起公眾關注，試圖打擊特首民望，以達致他們當時正展開的不合作運動的目的，即把特首拉下馬。然而，該兩項議案均不獲通過，但一向與梁振英關係緊張的泛民不會就此罷休，繼續鍥而不捨，不時又再"翻炒冷飯"。終於，在新一屆立法會選出後，他們又再重施故技，所不同的是這次先放棄使用《條例》，直接便成立專責委員會，繼而再鑽空子，利用專責委員會原副主席周浩鼎議員一時不慎出錯，作為新的火頭，繼續炒作。

自己陣營的人犯錯，他們便不斷護短，例如有人沒有申報利益，也可視而不見，不加譴責，甚至處處呵護。我想公道自在人心，公眾會看得清楚。周浩鼎議員的做法，確實予人非常不好的觀感。但是，特首始終沒有運用他的權力阻礙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又或叫停專責委員會的調查，他只是對調查範圍表達意見。特首之後已向專責委員會正式表達他的看法，而周議員也表示事件不存在隱瞞，而且他已經辭去專責委員會的職務。

再者，這個項目亦不在行政會議利益申報之列。故此，我認為不是特首沒有澄清或沒有說清楚，而是泛民始終不肯相信他。泛民的前度戰友湯家驊大律師最近便撰文指出——以下我引述一小段——"儘管如此，梁振英試圖提出修改建議、言論極之不當，始終不至構成《基本法》第73條有關彈劾條文之'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泛民要在特首任期只剩不足6個星期之情況下啟動彈劾程序，是否有點令人啼笑皆非？

主席，湯大狀一句"啼笑皆非"已是客氣了。

另外，我想指出，彈劾特首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不能夠因為不喜歡某人便一味針對他。何況專責委員會至今仍未正式進行調查，怎可以未審先判？其實，早前在特首選舉期間，非建制派朋友不是說不想再看到社會撕裂嗎？但是，試問他們現在這種政治審判的模式，又是否對社會有利？是否可以恢復大家互相信任的舉措？故此，主席，我反對這項極之無聊的議案。

主席，我希望張華峰議員讀稿可以讀得更清楚一點，他說他反對這項"極不無聊"的議案。

主席，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凡事皆有跡可尋。我非常相信性格控制命運，梁振英自以為深謀遠慮，但其實他亦是一個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人。

"超然"這兩個字令他非常飄飄然，真的以為自己可以凌駕法律，因為他是"超然"的，無論行政、立法和司法，他都能凌駕。

主席，我自願作出申報，我與梁振英先生涉及一宗私人民事訴訟。然而，我必須講清楚，這宗民事訴訟對今天討論的議案並無關係，我更要澄清本議案的數個謬誤。

動議議案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訂明的第二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因此，我們絕對沒有濫用這個程序。《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訂明非常嚴謹及繁複的程序，即使本議案獲得通過——但我相信可能性是絕無僅有——也須委托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有關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主席可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出任，負責調查議案所涉及的事宜，以擬定公平、公開、公正的報告。基於這份報告，立法會議員亦需再進行表決，如獲三分之二議員通過才可提出彈劾議案。

2017年5月15日，即不足1個月前，專責委員會舉行了1次閉門會議。

但是，最終很多傳媒卻披露，特首梁振英先生秘密地、粗暴地改動了專責委員會的研究範疇。

我們在5月15日才發現如此嚴重的違規事件，雖然現時距現屆政府和行政長官離任只有3個多星期，但基於議員在《基本法》下須對香港市民問責，我們必須嚴正提出這項議案，不能因為只餘下3個多星期便坐視不理。至於我要澄清的第三個謬誤，很遺憾，政務司司長剛才發言時表示，梁振英先生在任內做了很多事情，可以作為抗辯理由。

當一名地區甚至國家領導人犯下嚴重錯誤時，即使他任內可能做過惠民的事情，仍須對犯下的嚴重錯誤接受問責。在很多民主體制或司法管轄區內也有很多例子，我們也不能例外。

而周浩鼎議員亦會繼續充當梁振英的喉舌，把其意見當作是自己的意見，連專責委員會的最終報告，也任由梁振英先生改動，這是相當恐怖的事情。

梁先生如要就研究範疇發表意見，可循以下3個途徑：第一，公開表達意見；第二，去信專責委員會主席；第三，向全體委員發出公開信。

然而，周浩鼎議員當時可作出數個選擇：第一，拒絕梁振英先生的好意；第二，向專責委員會主席及全體委員報告此事。以我個人經驗為例，我在政府帳目委員會不時會接獲被調查對象或被調查對象的相關人士，發給我的書面陳述，但我一定會第一時間把這書面陳述、電郵或我接獲的其他物品，直接提交相關委員會主席和秘書處，請他們向所有委員交代，這才是最正常、最恰當的做法。

梁先生作為特區首長，亦有眾多機會，每日在不同場合向公眾表達他對此事的意見。

可是，梁振英先生卻選擇以秘密的方式，不遵從規矩行事。主席，我謹此發言，支持議案。

主席，我剛才在樓上聽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讀出今天預備的發言稿，我不知道那是否出自張司長的手筆，但我相信很大機會不是。

因此，我們28名泛民同事聯署彈劾是名正言順的。

主席，如果不是因為立法會秘書處的專業，發現電腦文件上有梁振英修改的痕跡，周浩鼎議員這名立法會的"二五仔"便會一直在專責委員會做梁振英的喉舌，做"無間道"。

主席，整件事不嚴重嗎？我相信這是回歸20年以來，最誇張、最離譜的其中一件政治黑幕事件。梁振英試圖將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方向扭轉，達致自己的目的。

我們身為議員，盡責追究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的行為，這樣做難道有錯嗎？

梁振英身為特首，是香港最有權的人，反而說我們打壓他，會否有些倒果為因，混淆視聽呢？事實上，現在是誰犯法、違規呢？誰人撕裂社會，誰人在今次事件上私通議會"二五仔"？誰人嘗試混淆視聽呢？主席，彈劾梁振英，是因為他做錯事。

我認為民建聯這種混淆視聽的邏輯真是十分離譜。他們一再嘗試誤導公眾，說我們未審先判，說我們認為梁振英有問題。

我們認為有問題，便是對梁振英不公平，未審先判。主席，這個邏輯真是可笑，我們認為有問題，提出質疑，我們也不知道最後的調查結果為何，但建制派同事說梁振英一定沒有問題，這不是另類的未審先判嗎？我覺得這真是很可笑，他們一再使用這個理由，合理化自己的說法。

她鼓勵周浩鼎議員，說今次周浩鼎議員沒有甚麼不妥——主席，她是小罵大幫忙——她說唯一的不妥是他做得不夠妥當，意思是當小偷應"乾手淨腳"些，不應留下指模被人發現。

我看不到建制派有一點點道理，辯論了一整天，也只是提出這些論調。

我覺得這是很嚴重的失職，我不明白為甚麼今天還有建制派同事，嘗試為他保駕護航。梁振英詞窮理屈，不斷表示已經報請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沒有調查他。正如之前有同事建議，我們可以放長雙眼，看看他會不會被人"雙規"，我相信天有眼。

我覺得這很離譜。

剛才何君堯議員很緊張，表達了他的意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護航，但最少他表達了自己的意見。

梁振英如果如此害怕專責委員會今次的調查，我覺得他露出了一點狐狸尾巴。他這次借助私通周浩鼎議員這個議會的臥底或"二五仔"，嘗試在有關調查範圍的文件中，刪除一些對梁振英不利的表述，加入一些對梁振英有利的表述。主席，我舉一個例子，他將"梁先生與UGL有否簽訂及/或執行UGL協議"，改成"澳洲傳媒公開的UGL協議文本的完整性及真偽"，嘗試縮窄我們聚焦的部分，即除澳洲傳媒公開的文件外，最好不要調查任何其他文件。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我覺得協議中他承諾為這間公司履行一些職責。最終專責委員會的結論如何，我們拭目以待，但無論如何，梁振英也無權用這種方式來僭越，蠱惑地嘗試扭轉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方向。另外，梁振英除了縮窄調查範圍外，還轉移視線，離題萬丈，我舉一個例子讓公眾知道。他建議加入"《基本法》第四十七條要求行政長官就任時申報財產的原意，以及該款項在《基本法》第四十七條是否屬於須予申報的財產"。主席，這很明顯牽涉香港立法會的職權範圍以外的事宜。他的建議不着邊際，他最後想得到的結果是否查無證據或未達共識？主席，我的結論是，這次梁振英和周浩鼎議員的私通事件，嚴重破壞立法會的尊嚴，是嚴重的瀆職行為。

主席，這麼嚴重的事，竟然還可以爭辯？我再強調一次，如果是警方調查，這叫"斷正"，不應再爭辯，不如接受現實被彈劾。

主席，今次是立法會第二次提出彈劾梁振英的議案。我記得在2013年，我當選成為立法會議員不久，第一項要處理的工作，就是撰寫彈劾梁振英的議案。當時發生甚麼事，大家都記憶猶新，就是梁振英公開在立法會說謊，隱瞞自己的僭建問題，亦沒有在僭建問題上向立法會如實交代。當然，他聲稱自己沒有說謊，但公道自在人心。當時我們撰寫彈劾議案，亦是針對梁振英藐視立法會、向立法會說謊而導致瀆職的行為。

其實，大家都知道，建制派議員今次要維護周浩鼎議員，心中是很不情願的；他們要維護梁振英這位即將卸任的特首，也很辛苦。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如果特首犯有瀆職行為，議員的其中一項職能或職權，是向犯有瀆職行為的特首提出彈劾議案。

作為一位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議員私通梁振英，嘗試秘密地影響由他擔任副主席的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及工作方向。在事件中，他自己傻、"戇居"，被人找到私通梁振英的證據，卻還膽敢說自己沒有違規或隱瞞。在4月25日的專責委員會會議上，周浩鼎議員多次表示有關修訂是他自己提出的，要過到他自己那關。

當然，我們不會期望梁振英對程序公義或"due process"有任何或半點尊重。

我也可以嘗試叫主席和其他建制派議員提出一些有助你脫罪的問題。"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事。如果他連最基本的程序和道德標準也未能符合，他如何能盡其身為立法會議員或專責委員會委員的責任？屆時專責委員會在市民心目中還有任何公信力嗎？

其實，梁振英並非第一次被立法會專責委員會調查，他應該很熟悉專責委員會的運作。他上任特首前曾被調查，上任後竟然以為自己可以特首名義作出這種干預。這是嚴重影響行政立法關係的行為。如果司長真的想修補行政立法關係，最低限度須重建行政機關與立法會之間應有的一般信任。

還是看到行政長官一而再，再而三向立法會說謊，嘗試影響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這樣的話，行政立法關係又怎會好？

可是，我相信並希望大家知道，這種事不能再次發生，這種事絕對構成藐視立法會程序，絕對屬於瀆職行為。

我相信今天的社會和立法會都不會容許或接受周浩鼎議員這種隱瞞、違規，以及與涉案人士私通調查範圍的行為。我相信，無論是按今天立法會最基本的標準，或按今天社會普遍人士能夠接受的標準，周浩鼎議員的這種行為都是不能接受的。我們有理由認為應該成立調查委員會來譴責周浩鼎議員，因他透過不恰當行為，藐視立法會的程序和專責委員會，令專責委員會不能有公信力地繼續做其應做的事。梁振英公然干預專責委員會的職能，其後還裝作若無其事和作出抵賴，也是我們必須提出這項彈劾議案的原因。

主席，前主席曾鈺成先生於2017年2月27日，在報章寫了一篇名為"領袖風範"的文章，提到好領袖和壞領袖主要有以下分別："第一，好領袖公正待人，壞領袖拉幫結派。公平正直地對待團隊的每一個成員，是好領袖的基本要素。作為團隊的領袖，在工作上就要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包括和自己意見不合，或者敢於挑戰自己的主張的人。壞領袖的表現恰恰相反。他不能憑自己的實力去贏得團隊的愛戴，便依靠玩弄權術、拉幫結派、扶植親信、打擊異己，以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對於團隊裡的成員，他不看能力和表現；誰可以給他收納為心腹，他就重用誰。於是擦鞋文化盛行，阿諛奉承之輩橫行無忌，正直能幹之士難以立足。"周浩鼎議員正是梁振英那杯茶。"第二，好領袖愛才好士，壞領袖嫉賢妒能。一流的領袖會用一流的人才；二流的領袖會用三流的人才；三流的領袖，用的必然是九流的人才。"憑着我對梁振英與周浩鼎議員的關係的觀察，我認為他的說法非常準確。"第三，好領袖承擔責任，壞領袖諉過下屬。好領袖的一個重要特質，是功勞歸於團隊，錯誤自己承當。壞領袖可剛好相反：有成績時功勞統統歸於自己，出錯誤時責任完全推給下屬。這樣的領袖，一定不得人心"，甚至會令團隊感到可耻。梁振英語言"偽術"的特色，無須我們多作解釋或闡述，香港有語言"偽術"一詞，其實也是梁振英帶出來的。香港人有梁振英這種特首，是香港的黑暗歲月，香港人真的要以"689"為耻，我相信張建宗司長也應該會有同感，只是無法公開表達。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在最後一次立法會答問會上，眾多民主派議員繼續狙擊UGL事件，問他有否干預立法會調查，他當時強調，自己早已向中央交代，而中央亦清楚表示滿意。多少惡事以中央之名而行？不知道梁振英是否以為他擔任政協副主席，便可以假借中央意旨，以為自己向自己交代後，欺騙了自己，便當作已向中央交代？梁振英是否夠膽清楚說明，他究竟是向哪位中央領導人交代，而領導人又有何正式回應，有否"紅頭文件"？面對梁振英，確實需要"打爛沙盤問到篤"。以梁振英過往的語言"偽術"，再無賴、幼稚及"小學雞"的事情他也說得出來，例如，他可能會說，中央圖書館、中央飯店、中央車站、中央街等都有"中央"兩個字，便是他口中所說的中央，只是大家沒有問清楚，他真的夠膽那樣無賴。現時要調查的是梁振英與UGL的利益關係，提出不滿的是香港人，貪污的特首梁振英也要向香港人問責。

答案只有一個，就是他介意的不是香港人的觀感，可見他的評分是"低處未算低"。他關心和介意的是北京對他的看法。梁振英和周浩鼎議員"打同通"，干預立法會對他的調查固然可耻，但大家細閱他修改後的文件內容，就更能看出梁振英其心可誅。他模糊焦點，為自己堆砌有利說辭，以求蒙混過關。

其中一項修訂建議調查梁振英在簽約"當日是否已當選行政長官"。根據已披露的文本，梁振英與UGL簽訂協議當日是2011年12月2日，即梁振英宣布參選後的5天，他尚有3個月才當選。UGL後來澄清及表示，梁振英確實在2011年簽訂協議。現時根本沒有人質疑協議是在梁振英當選後才簽訂，立法會和市民大眾希望知道的，不是梁振英有否在當選後簽約，而是梁振英有否在當選後收錢。根據已披露的資料，UGL給他400萬英鎊酬金，第二期款項在梁振英當選後，即2013年12月才發放。若經調查屬實，梁振英作為行政長官未申報利益，自然是違規行為。因此，這項修訂明顯地有意混淆視聽。第二，加入"調查被澳洲媒體公開的協議文本真偽"。這項修訂建議專責委員會調查"澳洲媒體公開的UGL協議文本"的真偽，以取代"梁先生與UGL有否簽訂"任何協議。如果這項修訂獲得採納會有何結果？專責委員會便會在文件的真偽上糾纏不清，反而沒有權限調查梁振英與UGL有否其他協議。專責委員會委員尹兆堅議員說過："現時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權力已少得不能再少，若再進一步收窄，最後一定甚麼都查不到，徒勞無功。

第三，連《基本法》第四十七條的立法原意都要研究？在上月25日，專責委員會的會議上，周浩鼎議員提出，調查範圍應包括研究《基本法》第四十七條，即"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這項條文的立法原意。當時，民主派委員楊岳橋議員、專責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議員及立法會法律顧問曹志遠先生均認為，這項修訂有問題。今天終於真相大白，原來這項無理修訂是周浩鼎議員與梁振英"打同通"之作。若非對《基本法》條文有重大爭議，按照字面意思來處理，配合調查結果，便可判斷梁振英在UGL事件中有沒有違反《基本法》，收受UGL利益但未有申報。究竟梁振英與周浩鼎議員希望專責委員會如何研究《基本法》第四十七條？

成立專責委員會的目的是要調查梁振英濫權瀆職，今天梁振英竟然被"踢爆"干預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濫權干預對自己濫權的調查。我們絕不能就此放過梁振英。梁振英及周浩鼎議員因UGL調查而鬧得輿論一片沸沸揚揚，顯示二人行事確有不妥當的地方。我相信，建制派同事或民建聯黨友和同事也明白，當中一定有不妥當的地方，不過，為何本來光明正大的事情，他們卻偷偷摸摸、曖曖昧昧，以致有行政干預立法的嫌疑？這反映出梁振英根本不相信立法會，行政立法關係真的非常緊張。我再說一次，當大家都很關心行政立法關係為何如此緊張時，希望大家弄清楚，矛頭是梁振英，是他令行政立法關係變得緊張和"一鑊粥"。一如梁振英所說，他是UGL案件的當事人，對於立法會如何調查有發言權。很多議員都發表了意見，問題是他本來可以直接向專責委員會反映意見，為何要私下找周浩鼎議員，修改其提交的文件？

在上周的答問會上，如果我有機會提問，我也想問梁振英：今天建制派議員提出的問題當中，有多少問題被你修訂過？今天的發言有多少篇幅是你自己親手撰寫的？

我也為建制派同事感到難過和委屈。其實，有關文件是公開的，過往也有類似的調查，例如涉及前立法會議員甘乃威的個案，在擬定有關調查範圍時，也會向當事人諮詢意見，只是在諮詢前會先徵得委員會同意。有人或會認為，梁振英有意透過修改文件，引導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走。

梁振英作出大大小小的修改共47項，都與調查範圍有關。

雖然周浩鼎議員狡辯指梁振英的修改糅合了自己的意見，但事到如今，作為臥底的周浩鼎議員已是百詞莫辯。民建聯黨友未能為他積極護航，工聯會理事吳秋北更批評他無能和怠惰，愚不可及。周浩鼎議員，我確實想看看你稍後如何發言，看看你如何能夠再"頂"下去，如何能夠厚顏地向香港人解釋此事。民主派的支持者自然早已看出你愚不可及，但看來你連保皇黨的支持者也得失了。梁振英和周浩鼎議員的政治成績表已經滿江紅。父親節快到了，我有一個溫馨提示，你們都為人父親，其實你們可以藉此機會作父親的模範。

在整件事情上，大家都把焦點放在梁振英和周浩鼎議員的錯失上，但我也想提出一點：造成這個局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立法會現時的運作。當保皇黨心中不再有公平，一切對人不對事時，這正是摧毀議會的原因。我手上有一本書名為《獨裁者的進化》，我今天支持這項彈劾議案，是不想讓這個獨裁者繼續進一步進化。

《基本法》第二十五條訂明，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梁振英作為特首，並不受《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和第8條規限，所以在法律面前已享有某些特權。

如果放諸於其他案件，這是很典型的妨礙司法公正的情況。

如果特首有這種特權，便正正與《基本法》第二十五條有所抵觸。

這怎可能不影響行政立法關係？眾所周知，在立法會內，保皇黨佔絕大多數，在專責委員會內，保皇黨亦佔絕大多數。

從這個角度來看，梁振英所做最大的壞事，是為整個特區政府樹立了"特區首長在法律面前享有特權"的觀念。試想，如果我們讓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看到，在法律面前並非人人平等，這不是根本地衝擊我們的法治精神嗎？梁振英這次干擾專責委員會的調查過程，反映出其特權是"特"至可作出妨礙司法公正的事，然後不了了之。雖然專責委員會本身不是一個如法庭般擁有傳召權的機關，但梁振英作為政府首長，理應以法庭的標準來看待自己今次所涉及的事件，從而照顧公眾的觀感。如果事件由法庭處理，梁振英會否膽敢以同樣的方法來影響法官或陪審員對他的審判？

代理主席，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有責任監察政府施政，確保各級政府官員在行事過程中盡忠職守、奉公守法、廉潔奉公，顯示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但梁振英卻肆意破壞。他完全無視他的行為會為社會帶來非常壞的觀感：只要位高權重，便可對法律肆無忌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與特首何干？

代理主席，這項議案所關乎的具體事實，很多都可能須由專責委員會進一步審視，所以我不在此長篇贅述。事實上，梁振英在過去5年對香港社會造成的傷害，罄竹難書。我剛才聽到司長開宗明義地說梁振英很好，很努力，為香港人做了很多好事，所以香港人要記着他。我們要記着他帶給香港社會的撕裂和對立，記着他破壞了香港各種核心價值。

有收入但不繳稅，反映了梁振英的語言"偽術"，他在整個過程中一直都沒有說他曾就這項收入繳稅，只說其他國家的稅局沒有"搞"他。

如果這個概念可以因梁振英位高權重而抹去，即代表香港社會進入了有人可以有法不依的狀態，直接損害本港的核心價值。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四年前，第一次被彈劾，今天已是第二次，28名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提出議案。

四年前，是因為其大宅的僭建，我相信大家仍記得，他覺得處理僭建後便沒有僭建，不知道今次他是否亦覺得發出聲明，問題處理後已不再是問題？

今次梁振英公然干預本會調查，雖然在功能界別的保駕護航及分組點票之下，這項議案不會獲得通過，但監察政府絕對是立法會議員應有的責任，即使其任期不足1個月，我們仍然要啟動彈劾程序，提醒政府，無論是之後的林鄭月娥，又或是再之後的人，都不可像梁振英那樣。今天有一篇新聞，指林超英先生表示開始懷念曾蔭權。不知道在"林鄭"的管治之下，我們會否懷念"689"。

雖然香港法院多次指出，香港實行三權分立，但這數年來，多位高官、香港人大代表，甚至特首本人更反覆說行政長官地位超然。

當年由27位民主派議員提出的彈劾議案，文件已經一項一項、一字一句清楚列明梁振英前言不對後語，充分證明他的誠信有問題。當然，彈劾特首難關重重，即使有四分之一的立法會議員聯署啟動彈劾機制，還要通過分組點票。有建制派及一半功能界別議員為了剛上任的特首保駕護航，投下反對票。在過去4年，梁振英更加肆無忌憚，積非成是，積習難返，一再運用語言"偽術"試圖欺騙香港人。今次更透過操縱周浩鼎議員，不恰當地介入調查他本人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所訂協議的專責委員會，試圖妨礙、扭曲或影響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方向、內容及結果，明顯是藐視立法會，以瀆職行為，罔顧《基本法》第四十七條、第六十條及第六十四條賦予其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的憲制責任。事件發生之後，梁振英不單不承認犯錯，更把矛頭指向其他議員，試圖轉移目標。首先是誣衊民主派議員向傳媒泄密，然後又把梁繼昌議員拉扯進來，繼控告他誹謗後，又指他正面對誹謗官司，須辭任專責委員會委員一職。其後，即使梁議員在專責委員會作出申報，而專責委員會主席及法律顧問均表明沒有問題，梁振英仍繼續針對他。究竟《基本法》訂明的"瀆職"包括甚麼行為？究竟應如何界定"瀆職"？環顧全球不同國家的議會制度，我們認為普遍是有一些底線，無論是英制、美制、澳洲或加拿大，無論是西敏寺議會制度或總統制，其實底線都相同，就是誠信。當然，大家也知道，與梁振英講誠信只是浪費氣力，但無論如何，根據《基本法》第六十條及第六十四條，行政長官作為特區行政首長，有憲制責任向立法會問責。行政長官操縱立法會議員，試圖妨礙、扭曲或影響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方向，不單是不問責，更是冒犯了立法會，絕對能夠構成瀆職行為。我相信沒有人會否認，無論制度多完善，但如果有人不尊重制度，最終只會把它摧毀。梁振英公然干預立法會，尤其是暗中干預正對他進行調查的專責委員會，正是對立法會及我們的制度的不尊重，甚至破壞了憲政的制度。梁振英干預專責委員會的事件經過，多位同事已經說得非常清楚，我在此不再複述。我反而想提出的是，今次事件正好暴露了很多建制派已經無法忍受梁振英對立法會的粗暴干預及冒犯，有多位元老級人物先後直斥其非。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在其專欄撰文，不點名批評今次事件令公眾進一步覺得，部分建制派只會跟隨政府立場做事，她提到："別人說甚麼就說甚麼，寫甚麼，做甚麼......既沒有理念亦沒有自我"，又指官員提出政府議案時只顧"數人數"，往往連遊說建制派的工夫也省下來，"在表面上，好像是義薄雲天共同擔當，但實際上，卻是沒有靈魂，沒有理念的人"。自由黨榮譽主席周梁淑怡更加進取，火力全開力數梁振英有三大錯處。第一，堂而皇之干預立法會自主權。第二，試圖影響調查自己的專責委員會。第三，"死撐"，不肯認錯之餘，還把壞事說成好事。周浩鼎議員則錯在忘記自己作為民選立法會議員的責任，要維護立法會的主權，而作為專責委員會的領導，他忘記了自己不是向梁振英而是向委員會負責。周梁淑治甚至質疑，在這大事大非的問題上，為何沒有其他建制派說些公道話？除了兩位建制派元老親自出馬，在座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議員亦曾經公開痛陳是非。她指周浩鼎議員讓特首梁振英修改其提交專責委員會的建議文件非常不智，"整件事明顯是程序不當"；她認為立法會的工作是要監察政府，議員要有獨立的思考能力。

雖然葉劉淑儀議員在3小時後立即"跪低"，表示周議員年紀輕經驗尚淺，所以不會支持譴責議案，但這種"葉太急轉彎"，何嘗不是一種口服心不服的表現？至於建制派最大黨派民建聯，今次彈劾事件亦牽涉民建聯的周浩鼎議員，有關周議員的那部分，我們留待下一項議程再作討論。民建聯會否大義滅親，留待稍後再談。屆時市民就可看到民建聯能否貫徹"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則，積極監察政府。我想指出的是，就今次事件，數個建制黨派的說法其實比民主派更民主。對比2013年，梁振英現時可謂眾叛親離，28位議員加上剛才工聯會、自由黨、新民黨，以及數位獨立議員，其實已經有足夠票數通過今次議案，啟動彈劾程序的下一步。然而，有人說今屆政府已時日無多，不應該再花時間彈劾梁振英，但正因為今屆政府任期只剩下最後1個月，梁振英已是"末期特首"，何不有骨氣地、有勇氣地為香港人出一口氣，為建制派出一口氣，與這位5年來凡事都拖累他們的特首好好算帳？我衷心希望建制派議員作出理性選擇，不要把自己與任期剩下20多天的"末期特首"拉在一起，葬送立法會，葬送自己作為議員的尊嚴。我希望大家支持28位議員提出的彈劾議案。

我相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動議的譴責和彈劾梁振英的議案獲得全港市民一致讚好。

梁繼昌議員曾指出，今天的爭議與梁振英UGL事件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個案件。

我借用澳門特首事件，想提醒各位建制派同事，今天香港的立法會、司法制度似乎仍有一點獨立性，只是因為立法會僅餘少許民選壓力。

就今次的事件，我想司長清楚認識到，香港之所以是香港，不是因為香港特別矜貴，而是因為香港純粹是一個合法洗黑錢的地方。我相信很多建制派同事未必直接同意這點，但這是香港的事實。以美國的語言來說，香港是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但從香港人的角度而言，香港實際根本是列強瓜分的地方，只是過去列強瓜分時，受到一點制度限制，沒有這麼明目張膽。

主席，這是民間的口號，請不要說我離題，"梁振英落地獄"是一個共識。這個說法是民間對於法治、憲政不太理解的情況下提出的，但今天我們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提出議案，建制派不能批評反對派議員小題大作。從憲政角度而言，我們正在維繫"港人治港"下僅餘的自治權。

我希望簡單提出這個論點，我不想談及無謂的、無須爭辯的細節，張建宗坐在這裏也感到無聊。

主席，由我們對議案辯論的發言可見，我們的目的非常清晰，我們是在行使香港人在《基本法》所訂"港人治港"下的憲政權力。在我們的司法制度下，我們過去無法切實監察行政長官。

我這次發言，只希望留下一個註腳，即破壞香港的制度、"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的人就是否決這項議案的議員，或否決這項議案的建制派同事。建制派議員一手破壞"一國兩制"，把香港變成"一國一制"，變成今天的澳門。

羅冠聰議員，你的發言必須針對這項議案所述的指控，以及討論是否支持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調查委員會。

主席，這次反對派提出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彈劾行政長官梁振英，是這5年來為了某些政治目的而自編自導自演的倒梁運動的最後一擊。對於反對派這些無風起浪、無中生有及不斷"炒冷飯"的政治炒作，早已見怪不怪。我原本也不想浪費時間，多花唇舌就這些重複、無聊瑣碎且毫無意義的政治鬧劇作出回應，但當我看罷議案的字眼後，實在覺得是"賊喊捉賊"。那些因收黑錢受賄而被告上法庭的議員，以及那些沒有真誠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便就任成為立法會議員的所謂議員，雖然快將被法院褫奪其議員資格，但仍然厚顏無耻地指責在這數年間為香港做了大量工作，現正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為香港市民服務的行政長官。看到如此荒誕、惹笑的政治鬧劇，我必須揭露其中荒謬的地方。追本尋源，整件事的主要原因是梁振英在5年前競選行政長官期間，與澳洲上市公司UGL就呈辭戴德梁行簽訂不挖角協議，UGL給了梁振英400萬英鎊的特別離職補償。

這數年來，梁振英和特區政府已多番解釋此事的來龍去脈。

然而，反對派卻一直咬着不放。我原本以為反對派這些政治炒作只是為了一些政治利益，但我想深一層，便發覺可能是由於反對派一直在收取那位"肥老闆"的黑錢，於是條件反射，自然以為凡是收錢便一定是黑錢。

他現時也被人控告誹謗，更有可能因而失去專業資格。此外，也有人因收黑錢被揭發而被告上法庭，有可能要再次"入冊"。這真的是惡人先告狀。那位"肥老闆"支付黑錢予各組織，然後各組織便"養"一大批人來搞事。

不過，黑是沒有可能說成白，而白亦沒有可能變成黑。無論反對派如何"戾橫折曲"、"生安白造"，也不能成功污衊一個正直的人。中央政府和廣大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反對派這些圖謀永遠不會成功。最後，我希望反對派能夠清醒一下，無論他們如何狙擊梁振英，也沒有可能轉移視線以脫罪。他們收取"肥老闆"的黑錢一事證據確鑿，更有可能要坐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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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既然整件事由UGL事件而起，我們便要讓大家明白事件的始末。剛才有議員同事提及，今次事件是因為梁振英先生與UGL在2011年12月簽訂離職協議，收取了400萬英鎊的協議費用。這事早在2014年由澳洲傳媒披露，之後兩年多，反對派一直就此對梁振英先生窮追猛打，不遺餘力地向各地稅局和執法機關報案。

過去兩年多，反對派在欠缺具體證據的情況下，仍不斷全方位從不同角度調查UGL事件。他們唯一可以提出的藉口是："清白者為何要怕人調查？最近，反對派同事終於在立法會《議事規則》內找到空間。原來立法會《議事規則》容許只要有20名議員以呈請方式要求立法會主席將UGL事件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即使其他議員不支持，仍要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這空間讓反對派同事開闢一個新平台去延續UGL事件。

就今天這項議案所涉及的專責委員會而言，如果反對派同事真的重視程序公義，他們亦必須重視專責委員會的公信力，絕不能有雙重標準。毋庸置疑，立法會是一個民選的獨立機構，我們的同事、專責委員會的委員梁繼昌議員退席與否，應該由他本人與專責委員會決定。我們沒有機制，不像法庭般有方法強制他退出專責委員會。然而，我懇請反對派同事明白，正如湯家驊資深大律師所說，"假若審訊者與訴訟雙方之其中一方有特別關係，審訊者理應自動退席，以示公正。"一般而言，如果審訊者與訴訟雙方其中一方有密切、良好的關係，會令人產生審訊者難以秉持公正的印象，所以必須退席。就梁振英先生和梁繼昌先生的關係而言，兩人似乎積怨甚深，互相敵視已達到互相興訟的程度，所以客觀的判斷是梁繼昌議員難以摒棄個人恩怨而公正地調查UGL事件。即使他真的如他所言，可以在陽光下怎樣怎樣，調查報告亦可能被質疑偏袒控方而令報告的公信力大大削弱。這樣做又何苦？但是，反對派同事對這點視若無睹，偏袒自己人，完全置專責委員會的公信力於不顧，箇中原因是否立場已定，調查程序只是走過場而已？本屆政府任期只剩下不到1個月，反對派同事仍嘗試啟動彈劾程序，我認為這是反對派對梁振英政治狙擊的最後一擊。周浩鼎議員在這事件上確有處理不當之處，但他已就此道歉並辭去專責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他既負起應有的責任，相關的紛爭亦應結束。因此，我反對今天彈劾特首和譴責周浩鼎議員這兩項議案。

我想反問大家，梁振英有甚麼值得香港人尊重？他濫權瀆職、收受利益而不申報、更玩弄語言"偽術"、介入立法會對他的法定調查、欺騙市民、有權用盡，這些值得市民尊重嗎？值得我叫他一聲特首嗎？所以，我們要依賴立法會的權力，找出這位特首的過失，還公眾一個真相。

原因是梁振英赤裸裸地介入立法會的調查，介入立法會的事務，他想控制立法會，以獲得自己想要的結果。

如果特首可以用這種方法介入立法會的事務，介入立法會一項法定的調查，立法會便不會再有公信力，市民以後再不會相信立法會。

今次梁振英和周浩鼎議員的行為，完全破壞了石禮謙議員剛才說的立法會長期建立的良好運作及程序。立法會的優良傳統，已經毀諸一旦。這些很明顯是濫權瀆職的行為。梁振英這麼想介入立法會，這麼想議員替他說話，倒不如自己經直選進入立法會，而不要用這種方式來介入立法會。在UGL事件上，法律學者、稅務專家及市民大眾都作出很多批評。有很多問題梁振英仍未向公眾解釋，包括他收受UGL的巨額報酬，究竟當時戴德梁行的董事局有否批准？

但是，我們調查的範圍，原來梁振英要偷偷摸摸介入。他說他不是偷偷摸摸，被人"踢爆"後便開誠布公，突然公開表示他覺得調查範圍應該怎樣。公眾看得很清楚，究竟這是開誠布公，還是偷偷摸摸？

又說其他議員收黑錢、又說其他議員不申報利益。即使有議員真的漏了申報或做錯，是否等於梁振英做對了嗎？

他們又說梁繼昌議員一定不可以留在專責委員會，要他辭職。如果這些理據成立，梁繼昌議員真的有利益衝突。

今天有多少位建制派議員站起來為梁振英護航？

用"拉布"嘗試令彈劾議案無法討論，我覺得這種護航的行為是奴才的行為，是另一種為梁振英的利益做事的行為。梁振英曾經說，泛民主派的議員濫用立法會調查的權力，在現行機制下，由20位議員站起來提交一份呈請書，便可成立專責委員會。

正因為我們有這種權力，才可以制衡政府官員濫權瀆職的行為，以及政府施政的失誤。如果民主派的議員行使這些權力也屬濫用的話，梁振英及建制派的議員可否回答我，立法會是否根本不需要這種權力，因為任何人調查特首或官員都是濫用權力？

你說這是一種表達政治姿態的信息也好，我們就是要告訴公眾，當"689"或未來任何政府官員濫權瀆職、欺騙市民，甚至嘗試介入立法會事務，企圖奪去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權力時，我們會發揮憲制角色、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追究到底。這正是市民對我們的期望，亦是市民授予我們在立法會的權力。

我不知建制派最後可以護航到甚麼地步，可以瘋狂"拉布"、"流會"到甚麼程度來保護梁振英及周浩鼎議員，最後是否成功也好，歷史都會記下這位特首在香港歷史上留下的巨大污點。香港人不會就此作罷，為了維持本港廉潔、程序公義的核心價值，我們一定會追究到底。梁議員，我謹此陳辭。